由於提出這項質詢的涂謹申議員不在席，根據《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定，我現在請李慧琼議員提出該質詢。
主席，據報，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於本年6月30日生效，香港的經濟、法治與自由，以及社會等方面均加速轉變。

主席，過去一段時間，大國博弈，香港不幸成為大國博弈的主要戰場。更遺憾的是，有些香港人和團體不斷到外國"唱衰"香港，有些更加要求外國制裁香港，制裁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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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香港國安法》制定後，區內很多市民向我表示，秩序恢復，現在外出不用怕被"私了"或隨時被人截停，店鋪不用擔心隨時被人縱火等。我想請問局長，現時國際社會可能對香港在《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後的實際情況有誤會，或仍然存在很多偏頗言論，政府有否創新思維，組織推動一些KOL，將香港現在的實際情況告知國際社會，令國際社會扭轉這些偏頗言論？

主席，在別有用心的政團發功下，外國當然對《香港國安法》有不公平的負面看法。其實，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下，國家積極推動國內、外雙循環的戰略，國際間更應加強合作而不是繼續搞對抗，才能克服眼前的挑戰，經濟方可復蘇，剛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近期，一些調查確實反映外資企業對《香港國安法》的擔心，政府會否進一步加強與外國商會溝通，以及重整海外宣傳策略，讓他們理解《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的法治、自由的營商環境不單沒有負面影響，更有正面作用？近期，亦有不少媒體引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於外國金融機構如何處理美國實施的制裁，以及會否違反《香港國安法》等的看法，有關信息比較混亂，政府可否比較清晰地釐定或解釋這些說法？

現時有約1萬間境外公司落戶香港設立總部或辦事處，有超過20萬億元的投資，亦有超過2,000間上市公司。他們選擇落戶、投資香港的原因是對香港鞏固的金融制度和商貿制度有信心。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市場的反應是即時的，亦有很多市民擔心，外資撤資會令香港的市場經濟進一步崩潰。

其後，全球第二大基金公司領航投資宣布將其業務撤離香港。資金、人才、投資撤離，加上本地明顯有很多經濟發展項目受到阻礙，例如螞蟻集團大張旗鼓準備上市但臨門失敗，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亦在香港變賣其電話相關業務，而且國企明顯債務累累。我想問政府有否真的研究過，當香港開始被國際孤立和脫鈎時，究竟香港的經濟和民生前景是否如政府所說般樂觀，政府是否真的有信心，大灣區的發展可以彌補香港過去數十年至百年的自由市場經濟美譽呢？

主席，近年，港人購買香港境外物業日見普遍，而有關的未建成物業以"爛尾"收場，或港人買家受地產代理誤導因而蒙受損失的情況，均時有聽聞。

主席，就陳恒鑌議員的質詢，在諮詢保安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以及地產代理監管局後，現綜合答覆如下：一在2017年至2019年間，監管局收到共32宗有關境外物業銷售的投訴，但沒有對相關投訴所涉金額作出統計。在32宗個案中，有4宗投訴成立，仍有1宗在調查當中。其餘27宗個案包括投訴不成立、投訴人撤銷投訴、沒有足夠資料跟進或已轉介警方跟進。在4宗投訴成立的個案中，有關地產代理公司或地產代理已被譴責及罰款，或監管局已向有關地產代理公司發出指導函。同期，消費者委員會收到共99宗有關香港境外物業的投訴，涉及的總金額為3,600多萬元。而香港海關共收到37宗有關購買香港境外物業的投訴，當中32宗投訴經調查後未有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其餘5宗已轉介到相關監管機構跟進。由於部分投訴人沒有提供個案涉及的金額，因此未能提供相關資料。另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接獲共60宗涉及香港境外房地產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訴，但未有統計所涉金額。警方自2018年開始就接獲香港境外物業投資騙案求助的數字作分類統計，在2018年至2019年間，共接獲8宗有關案件，所涉損失總金額為1億8,200多萬元。在這些案件中，警方共拘捕12人，當中包括6名地產代理持牌人。有關案件仍在調查中。

主席，現時在香港購買外國物業猶如隔山買牛，有關物業究竟是甚麼狀況，以及地產代理在展廳中向買家提供的資訊是否符合事實，根據局長剛才所說，都是完全沒有監管的。但是，過去多年來，一如局長的答覆所述，涉及的金額相當巨大，是數以億元計的。

所以，我希望當局願意修例堵塞這個漏洞。我想問局長可否取消豁免領牌令，使所有在本港交易的任何境外物業都受到條例監管，確保每項交易也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令市民萬一遇到任何問題時都可得到法例的保護呢？

因此，投資海外物業事實上涉及不同的風險，市民要非常小心。

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對比當年提出這個課題時有大量境外"爛尾"物業的數字，情況已經有相當大的改善。我們會密切注意有關的情況，亦會繼續加強對市民的宣傳教育，以及提供資訊，讓市民作出適切的判斷。我們的意見是，市民在香港購買境外物業，最重要的是掌握更多資料，多做資料搜集，以及盡可能聘請專業人士提供專業協助。
主席，我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很清楚，就是會否取消《地產代理令》......

主席，豁免領牌令的意義是，如果在香港從事境外物業的銷售，但並不涉及任何本地物業銷售的話，這情況可獲豁免，無須領取香港地產代理或營業員牌照。

我明白陳議員關注到有市民購買海外物業時受到損失，甚至事後覺得"貨不對辦"。但最重要的是，無論是透過立法規管以至宣傳教育，我們要考量的是哪種方法更為有效和切實可行。歸根究底，購買海外物業涉及不同司法地區的法例、物業管制，以至其他各方面的問題，這些的確需要專業人士協助。
主席，我覺得局長剛才的主體答覆提及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有意來港銷售樓宇的境外發展商如聘用香港的地產代理，這些地產代理反而要受規管，須進行盡職審查，最低限度要查看誰是這幅地的業權擁有人，如果不進行盡職審查，他便須接受監管局的紀律聆訊甚至制裁。然而，根據剛才所說的豁免領牌令，境外發展商來港銷售物業不一定要聘用香港的地產代理，他們可以聘用任何人，這些人可以是外貌出眾的模特兒，因為只要在廣告中註明沒有處理香港物業的牌照便可以獲得豁免。

所以，我想問的是，在豁免領牌令之下，究竟有甚麼原因會令境外發展商像局長剛才所說般，聘用香港的專業地產代理幫忙，從而令本港的投資者可以得到專業地產代理的協助呢？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提到，境外物業發展商在香港銷售境外物業，除了可以考慮聘用或透過香港地產代理處理之外，由於科技發達，他們也可以在網上直銷，而事實上，大家也可以在網上找到很多樓盤的資料，甚至是在成交的安排方面，某程度上亦可以在網上促成。

從市民購買境外物業的角度而言，如果明白到當中涉及很多風險和考量，那麼是否應該多做一些工夫呢？如果市民可以透過香港持牌地產代理來購買海外物業，這是理想的做法，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市民可以透過網絡直接與海外物業發展商達成交易，甚至可以透過很多其他方法，例如親身到當地視察後才購買，這些均涉及不同的司法管轄區。若要實施一項法例來規管境外物業的銷售，大家也可以了解，其實這是非常複雜且困難的挑戰，包括在法律上要覆蓋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和相關法規，在香港購買境外物業涉及的層面其實相當複雜。因此，我們都是採取踏實、可行及有效的方法，多年以來透過宣傳和教育，而且不斷重複地去做。在過去3年，即由2017年至2019年，我們可以看到相關的投訴數字有所改善，監管局處理的共有32宗，消費者委員會有99宗，至於海關、證監會及警方的數字亦有改善。

主席，局長剛才不斷叫大家去找一些專業人士，但他是否知道市民現在購買境外物業時，真的以為自己已經找到專業人士處理，因為那些廣告很專業，有關人士作出介紹時也很專業，甚至他們找了有名氣的公司購買物業，但原來處理物業合約的卻是另外一間公司，因為兩間公司是同名的，一間負責物業代理，另一間則負責境外物業的買賣，現在的確出現了這些情況。當局如何保障市民呢？政府不能只是叫大家小心一點、"帶眼識人"便算，如果人人都有這種水平或者能夠知道的話，便不會墮入騙案，當然是他們也以為自己已經很小心，一定是認為有可信的人或經別人介紹才決定購買。

我明白，的而且確，由於香港資訊流通，而且是一個中西匯聚的地方，很多商業貿易也能夠在香港促成；但我們必須明白，市民在購買境外物業時須留意有關風險。第一，正如麥議員剛才所說，市民應向一些可靠的專業人士查詢，因為物業發展商、建築商及公司的背景都十分重要。事實上，若要在香港銷售境外物業並獲得豁免，必須在其所有文件、公告以至廣告的內文中，清楚表明沒有同時代理香港境內的物業。

對於這種種情況，我同意不是一般市民可以完全掌握得到，但在這過程中，作為精明的消費者，以及作出購買海外物業如此重要的投資決定時，的確需要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但專業人士並不局限於地產代理，也可以是物業顧問、律師或財務顧問。我希望日後在宣傳教育方面繼續加強我們的工作，下更多工夫，讓市民了解更多，促使他們在購買海外物業時多做功課，從而對自己的權益有更多保障。

主席，在社會風波及疫情重創本港經濟下，失業率急升至16年高位的百分之六點四，而20至24歲青年的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二十。除了在未來兩年創造大約3萬個有時限職位外，政府會聘請超過1萬名公務員及僱用約5000名短期青年實習生。然而，有學者指出，畢業生及青年的工作經驗較少，因此其失業率會持續上升。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可為香港青年提供不少就業機會，但需要政府為他們提供更多配套和誘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為青年創造職位的工作進展為何，並按有關職位所屬行業及工種列出分項數字；二有何措施協助和便利有意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事業的青年，讓他們更掌握當地的生活資訊、就業市場和工作環境，以助他們尋找工作和消除障礙；及三有否計劃與商界合作，為青年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拓就業機會，並加強青年職業配對服務；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主席，就議員的質詢，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後，我現答覆如下：一防疫抗疫基金的創造職位計劃會在兩年內於公營及私營機構創造約3萬個有時限的職位，涵蓋不同技能及學歷人士，以紓緩受疫情影響而日趨嚴峻的失業情況。由於畢業生和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年人在尋求就業機會方面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因此在創造職位計劃下，有不少職位是為應屆畢業生而設，而特別適合青年人申請。在2萬多個已創造的職位中，約有近萬個是屬於這類別的職位。這些職位會特別加入有助長遠事業發展的元素或培訓，讓青年人累積所需工作經驗，例如包括約2,000個職位資助私人僱主聘請有關工程、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的畢業生及助理專業人員；超過2,000個職位資助金融服務業、本地金融科技公司、初創及其他有金融科技相關業務的企業聘請人手；超過500個職位資助私人公司聘用應屆畢業生從事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工作；以及在其他界別例如物流界創造專為大學畢業生而設的新職位等。在政府部門亦設有處理行政和文書工作的有時限職位，以及大學畢業生訓練資助計劃及見習員職位等。二民政事務局透過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青年在內地的實習活動，讓香港青年親身體驗內地的職場實況，從而加深認識內地的就業市場、工作文化和發展機遇。其中，在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框架下推出並作為粵港合作重點項目之一的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已在去年開始涵蓋所有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讓約950名青年在大灣區進行實習，加深他們對內地就業市場、職場文化及發展機會的認識，協助他們訂立未來工作方向、累積工作經驗和建立人脈網絡，繼而有助他們日後在大灣區發展。此外，民政事務局的青年發展基金已推出新資助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新創業基地的短期體驗項目，加強香港青年對位於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青年雙創基地，以及內地相關雙創政策和配套措施的認識，從而有助他們日後考慮落戶相關雙創基地創業。民政事務局將會持續優化和擴大各項內地青年實習及創業計劃，為廣大香港青年提供更深、更闊、更多元化的機會走進大灣區及其他內地省市。香港青年可透過親身體驗當地文化及與當地青年進行深度交流，加深認識和抓緊大灣區發展的機遇，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主席，局長在回應我的質詢時，將過去的工作如數家珍般告訴社會，如果要說成效，只要跟青年朋友討論便知道。青年朋友也知道大灣區充滿商機，但如果叫青年朋友自行到大灣區闖，他們確實未有條件，又或認為有很多障礙無法衝破。政府方面除公開呼籲大家前往大灣區發展外，過去就只透過這些計劃為他們提供機會。我認為長遠而言，要推動青年人前往大灣區就業、就學或生活，政府發展大灣區時，應該制訂一項特定的政策，綜合幫助青年人，讓他們能真正踏出一步前往大灣區。

簡單地回答，就如何協助青年人在大灣區發展，實際上應從探訪、體驗、實習，甚至是就業的層次，提供一系列的工作配套才能做好。

回看內地，抗疫成效顯著，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香港青年人將目光放諸大灣區發展，必然是未來新趨勢，但要在大灣區發展，對一些青年人而言，人生路不熟，談何容易。就此，我想問局長，商界其實已開始聘請青年人在大灣區工作，亦十分樂意跟政府合作，共同推廣有關工作，但政府有甚麼政策呢？我認為政府需要成立一個特別專責小組，指引和引導青年人到大灣區尋找商機，不論他們是創業、找工作，或是從事科研工作；同時，當局亦應資助青年人在大灣區發展。我希望政府能考慮我這個建議，如果接受建議，可以將計劃恆常化。

不過，同期15歲至24歲組別的青少年失業率則高達9.5%及8.9%，並且是所有年齡組別中失業率最高的一群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經濟下行的影響，青少年更加演變成"畢業即失業"的情況，青少年失業率不單與香港產業單一窒礙工種多元的情況有關，亦因年青人的技能不能匹配，大部分青少年雖然願意持續進修，但對轉型方向仍然感到迷惑及缺乏相關知識。因此，政府需要多管齊下，支援青年就業。就此，主席，我想問局長，長期而言，政府在協調產業教育及就業結構配套的宏觀政策和研究工作的詳情為何；短期而言，局長會否考慮改善就業轉型培訓計劃，包括對對口商業的需求，以及擴大"先聘請，後培訓"計劃，重推大學生就業培訓的資助呢？

甚至可以說這個現象除在香港出現外，國際上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年青人失業率是一般人大約兩倍半至三倍半，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年青人缺乏工作經驗。因此，若要協助年青人找到方向，就要讓他們有體驗或實習的機會，確保他們知道自己將來的發展方向，勞工處在過往也有進行這些工作。特別是在大學以下，即我們所說的副學士及以下，我們設有展翅青見計劃，而每間政府資助的大學基本上亦設有配對服務，協助畢業生尋找工作，甚至協助年輕人了解他們未來的工作取向及選擇方向。

因此，我們一定會繼續加強有關工作，改善及協助年輕人就業。

主席，這項工作我們一定會加強。
主席，局長在回應李慧琼議員有關協助青年人就業的主體質詢時，在答覆中說了很多。

我的意思是如何令年輕人認識到與內地的經濟融合，是當前的大勢。局長，就這方面，當局有何政策？
主席，要令青年人理解未來，特別是在大灣區發展的機遇，不是單單宣傳或討論便能令他們信服。因此，要讓青年人有不同層次的體驗，包括純粹簡單的探訪、短暫的體驗，然後有一段較長的實習期，進而協助他們找工作，甚至再進一步協助他們創業。這一系列的工作都要加強，才能讓青年人親身透過不同階段的體驗，逐步融入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主席，在失業率高企的時期，剛剛畢業的年輕人一定首當其衝，找工作的時間一定長，機會也一定比較少。我留意到，上星期五，深圳市委組織部及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局發布了深圳首次向香港、澳門選拔公務員，現時正正是有這個機制，而這項主體質詢亦關乎如何協助青年在大灣區就業。

所以，除政府外，我們亦會依靠其他熱心的商界、其他專業或地區組織的協助，推行有關工作。

主席，因為工作很廣泛，並不是"虛"，每一項工作都很實質，參與的人士亦相當多，我們會努力加強有關工作。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就扶助青年就業方面，有否事先制訂一些政策或工作指標，以大灣區為例，當局究竟有否估計經政府努力後，可以爭取多少香港青年在大灣區落腳、就業或生活？此外，是否有一些主要指標來衡量政府扶助青年工作的成效呢？

其實，每項計劃均有一個清楚的目標數目是需要達到的。我手上並沒有每一個項目的所謂"指標"，因為項目亦相當多。

如果將來有其他安排，不論是創業或就業，我們必然會訂立一些政策目標。
第四項質詢。

主席，據報，醫院管理局數千名員工於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香港期間，響應一個工會的呼籲於本年2月3日至7日罷工，藉此迫使醫管局向政府提出實施"封關"措施等要求。此外，有醫管局員工早前於當值期間，在醫院範圍內展示具政治立場的標語及穿戴有關飾物。有病人反映，他們受到該等員工不禮貌對待，甚至感到恐慌。

主席，政府和醫院管理局一直以保障市民健康為首要考慮。以病人的健康為先、緊守崗位，亦是醫護人員一貫的專業精神，以及社會大眾對醫護人員的期望。今年2月3日至7日期間部分醫管局員工的缺勤情況曾經影響公立醫院服務。其中，專科門診和其他非緊急服務減少了約四成至六成。服務受較嚴重影響的部門包括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急症科、產科及心導管實驗室服務等。當中有部分預約剖腹手術和癌症治療需要延期、1間急症科病房因人手不足需要關閉，而部分聯網的預約通波仔服務亦需要延期。政府和醫管局已多次呼籲缺勤的醫護人員盡快返回工作崗位，避免影響公立醫院服務和病人治療。就葛珮帆議員提問的各部分，經諮詢醫管局後，我綜合回應如下。就今年年初有工會提出發起工業行動，醫管局於2月2日已公開呼籲醫護人員緊守崗位，希望員工以協商形式尋求共識，並重申有關行動不符合病人利益，會直接影響公立醫院服務。醫管局並於同日召開中央指揮委員會，檢視各醫院聯網服務和人手情況，以作出相應部署，包括大幅調整專科門診和普通科門診服務，以及削減五成的預約手術和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門診服務。

截至今年10月31日，醫管局總辦事處共接獲約7,000宗相關的意見反映、求助或投訴，當中27宗涉及對個別病人的服務影響。我們了解醫管局已跟進有關個案，與病人或其家屬聯繫，並提供適切的協助。醫管局至今並沒有接獲經法庭提出的相關索償個案。另外，醫管局得悉約有7,000名員工在上述期間的不同日子沒有按時上班。醫管局已於今年10月初就相關員工缺勤的事宜向有關員工發信，請他們確認信內的缺勤日期是否正確及向他們了解缺勤的原因。醫管局目前正在整理個別員工的回覆，並會參照法律意見及相關《僱傭條例》、僱傭合約及人事規例，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公平處理。病人的福祉是政府和醫管局的優先考慮。醫管局作為公營醫療服務提供者，一直致力為市民提供專業及一視同仁的醫療服務，並提醒員工不應因為不同立場或背景，令病人誤會公立醫院未能恪守醫護的專業守則，甚至影響公立醫院服務。此外，醫管局的員工在履行職責時，需符合醫管局的相關規例和守則。醫管局員工亦需遵守衣着守則，向病人、服務使用者及市民展示專業的形象。

主席，我衷心感謝所有在抗疫期間盡忠職守的醫護人員，但在香港的非常時期，有7000名醫管局員工參與罷工5天，差不多是醫管局員工的十分之一，這是非常嚴重的行為。

主席，我剛才提到的情況當然並不符合大眾的期望，亦不符合公眾利益。

一直以來，醫管局接獲投訴後均會徹查及處理，亦會發信提醒員工必須致力保障和維護醫管局及其個人的聲譽、專業形象及品格操守，員工在履行職責時要符合醫管局的規例和守則，亦須遵守人力資源的整體政策。

主席，醫管局作為僱主，已有既定機制處理員工違反守則的情況，他們一定會嚴肅處理。
主席，雖然我沒有參與罷工，亦因為擔任立法會議員後，身份只屬半職醫生而無法加入工會，所以並非工會會員，但我留意到，罷工是勞資雙方的事情。我想追問局長，醫管局就罷工事件與勞工處接觸了多少次、討論內容為何，以及會如何處理我們現時討論的事宜呢？
主席，現時提到的缺勤情況當然是勞資雙方的問題，但我手邊沒有關於醫管局曾否與勞工處聯絡、聯絡次數及討論內容的資料。

局長，你認為醫管局應如何向她們作出賠償？當然，你不能代表罷工的工會回答，但局長覺得醫管局應如何處理呢？

主席，我會將這個問題交由醫管局處理。

葛珮帆議員在主體質詢提到，有醫管局員工在這次重大疫情下，利用政治手段進行罷工，對整個醫護界造成負面影響。

主席，醫管局作為僱主，已經設有既定的機制，亦有人事規例和員工守則，以規管和處理有關員工的行為和紀律事宜。當然，如果醫管局發現有員工違反這些守則或人事規例，他們一定會嚴肅和嚴謹地處理，在符合《僱傭條例》和僱傭合約等的大前提下，當然亦會按照人事規例和法律意見，公平、公正地跟進。

主席，其實我越聽越生氣。

其實我一直認為醫院不應該是發表政治訴求的地方，怎能在醫院內張貼那些標語呢？此舉非常影響病人的心理狀況，令他們質疑究竟這些醫護人員會否因為政治立場而作出選擇，因而優先處理某些病人，延遲處理某些病人呢？

其實健康是用錢買不到的，延遲醫治便是延遲了，永久傷害便是永久傷害了，所以我希望醫管局和局長都會道歉，請問局長是否願意這樣做？
主席，我要強調，這次工業行動是直接影響了病人的安全和健康，正如我剛才所說，當中包括不少病情危重的病人。

因此，我在這裏也要特別多謝一些盡心盡力的醫護人員所付出的努力和貢獻。

市民可藉掃描張貼於場所的二維碼以該程式記錄曾到訪的場所，而當其後有確診者被發現曾在相關時間到訪有關場所時，該等市民便會透過該程式收到通知。儘管政府表示該程式只會以加密形式把市民的出行紀錄儲存在手機而不會外傳，仍有市民關注該程式對私隱的保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該程式收集資料的類別和所採用的數據加密標準為何；有何措施確保用戶的個人資料，不會在掃描二維碼期間被竊取；二有何措施確保場所管理者不會拒絕沒有使用該程式的市民進入，以免市民變相被迫使用該程式；及三有否委聘獨立第三方評估該程式的資訊保安風險及私隱保障是否足夠；若有，詳情為何，以及會否公開評估結果？

主席，其實好像"安心出行"這類記錄行蹤的Apps，在很多地區也有使用，以作為追查病毒傳播鏈的重要措施之一，不過很多其他地區比香港決斷得多，除了要求食肆及可能出現人流的地方必須張貼二維碼外，亦有專人監督到訪者必須scan那個code以作紀錄。看回香港，局長剛才仍只是說市民是自願參與，而最近公布的資料顯示，超過10000個公私營場所已率先參與計劃，以及有18000多輛的士使用這個應用程式，但與總數相比，參與的食肆或場所的數字甚低。

在宣傳方面，局長會否重新考慮，規定市民必須掃描二維碼呢？

主席，我認同局長剛才所說的方便，但我剛才的問題是局長會如何加強宣傳，或會否規定市民必須使用這個程式呢？

主席，數目不在乎多少，貴在目標，香港社會的目標應該是確診數字"清零"。

如何可以有機會強制全民檢測，而局長現時這項技術可以如何配合，以逐步邁向社會整體的目標，從而令經濟得以復蘇，其他地方不會再對香港封關？

主席，與香港建立旅遊氣泡的新加坡要求，香港市民如要入境，便要安裝名為"合力追蹤"的手機應用程式，以減低入境旅客對新加坡造成的風險。

張宇人議員動議的"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機制"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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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張宇人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社會回復平靜，便要聚焦解決民生問題。這項議案是我在2019年草擬的，但因為"攬炒派"不停"拉布"，直至今天才能在立法會會議上討論。我特別要指責一些本身是醫生，但以各種政治原因而反對輸入醫生的所謂前議員，他們的行為完全無視基層，亦對不起其地區直選的選民。主席，在上次討論醫療改革時，大家也看到很多問題，同意必須多管齊下，但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並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的事，必須制訂機制，落實推展。我先說說最新的數字，截至2020年10月，醫院管理局有4名非本地醫生透過有限度註冊來港執業，當中3名是新的申請，1名是續期，分別是麻醉科、眼科和兒科服務醫生。香港沒有足夠醫生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只是欠缺多少。醫管局回答累計仍欠大概260名醫生。長遠而言，到2036年，即使有醫科生補充，仍會欠缺500至600名醫生，這是否一個答案？其實這便要視乎當局怎樣計算，這個數字是建基於一個假設，即維持現時醫療服務的時間或容許變得更差，即約八成公立醫院的病人見醫生少於10分鐘，次緊急的急症輪候時間高達114分鐘，遠高於新加坡一倍以上。至於專科的輪候時間，則有一成輪候骨科或眼科專科門診的新症病人，要輪候長達差不多兩年才可獲得第一次診症，而且時間越來越長，這是否市民可以接受的呢？

香港需要增加大概3,400名醫生，才能趕上新加坡的比例，即每1,000人有2.4名醫生。若有追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水平，即每1,000人有3.4名醫生，我們便要增加10,000名醫生。事實上，本港公共醫療體系頻臨崩潰，結構失衡加劇。2017年香港的醫生整體人數中，少於一半任職公營醫療體系，但該界別卻為本港提供約九成的住院服務。不過，最主要的成因要追溯到1996年9月起，原有6個選定英聯邦國家的海外受訓醫生可在香港免試執業的安排被取消，造成每年新增醫生大幅下降。本來在1990年至1995年間，香港藉此途徑年均引入200名醫生，約佔每年新增醫生數目42%，但政策取消後，過去22年只有約457名海外受訓醫生獲准在香港執業，僅佔2018年年底香港整體醫生供應的3%。由1年200位，變成10年才有200多位，海外醫生數字急劇下滑，造成本港醫生人手供應遠遠追不上香港人口增長及老化的需求。自由黨看到上述問題多年，一直建議政府增加輸入海外醫生，近年更建議結合新加坡模式及現行的有限度註冊安排，准許畢業於全球著名大學醫學院的非本地註冊醫生，或在高水平的海外醫院執業的非本地註冊醫生，透過有限度註冊在本港公營醫療體系工作5年或以上後，其專科資格便可獲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承認，並可無須考試或實習，獲得正式註冊的資格。自由黨更建議，相關人士其後可自由選擇在本港公營或私營醫療市場執業。我理解大家對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方法各有看法，未必與自由黨的方案一樣，但我們也是持開放的態度，原則就是正如今天的原議案所述，制訂一個新機制，可輸入有經驗及質素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以紓緩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不足的情況，並有效回應本港人口老化所產生的醫療服務需求。主席，以免試方式引入海外醫生並非新鮮事，除了新加坡，澳洲和英國亦早已實行。新加坡及澳洲更有超過30年的免試經驗。去年5月，我委託了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深入研究新加坡及澳洲的情況，證明免試切實可行，我在此感謝立法會秘書處。須知道很多先進地方也因為人口老化而面對醫療人手不足的挑戰。研究顯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海外受訓醫生總數在8年間增加了37%，反映先進地方對海外醫生的需求殷切。部分成員國的海外受訓醫生比例更高，例如新西蘭34%、挪威40%、澳洲33%、英國28%及美國25%。其實，最大的關注是質素有否保證。新加坡及澳洲的例子告訴我們，當地並沒有因為引入免試制度而拉低了醫療質素。新加坡醫藥理事會在1990年至2017年期間接獲的投訴數字，介乎每1,000名醫生8宗至17宗，變化不大，意味聘用更多海外受訓醫生對新加坡的醫療服務質素影響輕微。的確，在澳洲來自某些發展地方的海外受訓醫生據報接獲的投訴較澳洲當地醫生為多，但整體而言，在2010年至2017年間，投訴醫生的整體數字介乎每1,000名執業醫生有54宗至82宗投訴，未見與海外受訓醫生數目上升有直接關係。無論如何，我們要討論的不應限於是否容許免試，而是如何制訂一個免試機制，確保免試醫生的質素獲得保證，機制的設計才是最重要的。

至於澳洲則按一般註冊及專科註冊兩個類別分開處理。

至於已持有海外專科資格的海外受訓醫生，則直接由澳洲相關專科醫院評核，只要確實與澳洲有相關的資格相符，則須受1年的同業覆檢及2年的監督執業，並接受進一步的評核，便有資格獲推薦授予專科註冊資格。從上述兩地的經驗可見，機制主要有兩個基本元素：第一是設定一個與本地醫療水平相符的引入範圍；第二則以監督為本，在指定時間內須在監督下執業，表現理想才有資格申請正式註冊。這足以證明免試不等於犧牲質素。其實，還有很多附加措施可以加設，例如新加坡政府承諾優先由當地醫科畢業生出任新設的醫務職位，而海外受訓醫生只會擔當輔助角色；特設獎勵計劃，鼓勵新加坡學生在海外醫學院畢業後回國執業；以及澳洲規定服務10年才可以私家執業，偏遠和嚴重欠缺人手的地方則除外。主席，考試制度有其限制，特別是本港醫務委員會的執業資格試備受批評，由於考試項目涵蓋本地5年醫科課程，故一般只有利於初出茅廬或是剛於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因為他們記憶猶新，反而不少海外專科醫生往往擁有多年執業經驗，但與專科無關的知識或許早已生疏，要求他們重新溫習並應考本地醫科課程內容實在有違常理，強人所難，而且亦大大減低他們來港工作的意欲。

現時的醫生執業資格試由專業知識考試、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及臨床考試3部分組成，但其考核內容艱深，範圍廣泛，單單是第一部分的專業知識考試便涵蓋本地5年醫科課程的所有知識，包括內科、外科、兒科、精神科及醫學倫理等。然而，不少海外專科醫生往往擁有多年執業經驗，但與專科無關的知識或早已生疏，要求他們重新溫習並應考本地醫科課程的內容是有違常理，強人所難。實際上，作為"入場券"第一部分專業知識考試及格率長期低下，近5年來維持在11%至34%。而自1996年醫委會開辦執業資格試後，第一部分考試的及格率最高為2013年的36%。新機制是有必要的，因為單靠現有的考試制度難以滿足本港的需求，公共醫療系統壓力"爆煲"，瀕臨崩潰邊緣，我們必須打破保護主義的壁壘，改善私強公弱的醫療體系，為日漸老化的香港社會做準備，否則將成為民生福祉的一大隱患。我懇請各位同事支持我的"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機制"議案。

主席，我非常感謝張宇人議員提出的議案，表達了對本港醫生人手問題的關注，以及提出一些可解決人手問題的建議。事實上，政府與各位議員一樣，為現時本港醫生人手不足的嚴峻情況而很着急，我們亦正努力循多方面挽留醫生和增加人手於公營醫療系統服務。在處理醫生人手問題方面，我想從3方面着墨解說一下政府的各項措施，分別是"本地供應"、"醫管局措施"以及"醫委會措施"。首先，在"本地供應"方面，過去10年，政府已大幅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醫科生培訓學額，增幅達九成。政府亦會繼續增加本地培訓醫療專業人員的學額，並在資源上全力配合。在2019-2022教資會3年期內，政府已每年增加60個醫科生的資助培訓學額。此外，為確保醫療人手的長遠穩定供應，政府正進行新一輪人力推算工作，預期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政府會視乎人力推算工作的結果，考慮是否進一步增加下一個教資會3年期的醫科培訓學額。此外，我們會在醫院管理局推行一系列措施。醫管局會聘請所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畢業生，給予他們一份長達9年的合約，並提供相關專科培訓，預計未來5年將會有合共超過2,000名醫科畢業生成為註冊醫生。另一方面，醫管局會研究優化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鼓勵更多資深醫生在退休後以合約形式繼續為醫管局服務直至65歲，亦會為現職醫生提供更多晉升及培訓機會，以及改善工作環境，藉着種種措施挽留人才。我們明白單靠本地供應及挽留人才並不足夠，需要同時考慮不同措施以鼓勵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在公營醫療機構執業，我們需要外援。過去數年，香港醫務委員會已推行多項改善措施和新措施，協助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本港取得正式註冊，包括自2014年起將執業資格試的考試次數由每年一次增至每年兩次，以及修訂執業資格試的若干豁免要求。此外，在2018年3月通過的《2018年醫生註冊條例》已將有限度註冊的有效期和續期有效期由不多於1年延長至不多於3年，加上醫管局已優化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晉升機會，相信會吸引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願意來港服務。過去兩年，我亦曾出訪英國及澳洲，鼓勵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當地的留學生反應非常正面。政府會繼續積極聯同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在海外推廣和宣傳有限度註冊安排。食物及衞生局於2019年3月設立一個平台，邀請醫生業界的主要持份者，包括醫委會、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香港醫學會、兩間醫學院、衞生署和醫管局的代表一起集思廣益，共同商討各個增加醫生人手的可行方法。我們會繼續利用這個平台跟進其他增加醫生人手的方法。主席，政府認同要繼續積極探討不同的做法，以紓緩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我希望先聽取議員的意見，然後在總結發言時作進一步回應。多謝主席。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宇人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宇人議員的議案。

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我和很多民建聯的同事均提出過，應該設立更有效的機制，引入海外的合資格醫生來香港提供服務，以紓緩醫生短缺問題，這是應該要做的工作。代理主席，就海外醫生在一些其他地區所佔的比例，我們翻看資料，包括立法會秘書處就這項議題所做的研究顯示，2016年澳洲引入海外醫生佔醫生總人數的比例為33%，而新西蘭則為42%。

所以，我們看到，引入非本地醫生以紓緩本地醫生人手短缺的問題，其實並非新鮮事。

但是，從數字來看，目前單靠本地醫生或本地醫學院日後培訓出來的畢業生，似乎難以應付將來會出現的短缺。

根據統計，現時新加坡每1,000人口便有2.4名醫生，已經較香港為高，原因是當地除了訓練本地醫生外，對於引入非本地醫生到新加坡工作比較積極。

在海外認可的醫學院畢業但未有臨床經驗的醫生，亦可以選擇在新加坡進行臨時註冊，在公立醫院實習一年後便有機會取得全面的執業資格。

代理主席，香港難以求醫，已經是社會上的重大問題。公營醫院經常大排長龍，病人苦不堪言，即使看到醫生，也只有很短的診治時間，肯定無法接受深入的治療。專科門診新症往往要輪候一兩年，而前線醫生更做到"有氣冇掟抖"，香港醫生不足是大家的共識，亦有清晰的數據支持。張宇人議員剛才已經談及很多比例問題，我不再重複，總之簡單而言，香港的醫生比率十分低，如果要追上新加坡或南韓水平，最少差三四千名醫生。將來，香港的醫療需求更加大。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65歲以上人口會由2016年的116萬人上升到2036年的237萬人，令醫療需求急劇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已預留3,000億元籌備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興建更多醫院，包括重建瑪麗醫院、屯門醫院，在伊利沙伯醫院現址興建新的醫院，以及擴建北大嶼山醫院等，估計將額外提供4,000張病床。不過，即使有新床位，如果醫生不足，也是得物無所用。所以，從多方面來看，香港真的十分需要更多醫生。政府雖然已經加緊培訓醫生，每年醫科生學額達500個，但醫院管理局每年都流失近400名醫生，大部分轉職至私營醫療體系，再加上醫生也會退休，結果醫生人手始終無法滿足醫療需求。而且，這些醫科生畢業之後，仍需要經過長時間培訓，累積足夠經驗才能夠獨當一面。所以，即使數量上可以填補流失的醫生，但實際上，在質素上也不大可能取代到有經驗的醫生。香港醫務委員會去年曾經討論豁免海外專科醫生實習安排的方案，雖然受盡社會批評，但最終只是通過一項十分保守的方案，即是海外醫生以有限度註冊的方式在醫管局、衞生署或大學醫學院任職3年，通過執業資格試後便可以正式註冊。這個方案基本上沒有甚麼吸引力。一名海外專科醫生要在公營醫院工作3年，還要通過執業資格試，真是相當荒謬，因為他其實已工作3年，但竟然要他回頭考執業資格試。醫委會以"專業自主"為理由，實際是專業的保護主義，目的是拒絕開放醫生的執業大門，令海外醫生知難而退。不過，我想提醒大家，這不僅是專業界別的問題，更是全港市民福祉的問題。全港市民的福祉，一定比界別利益重要；醫學界不能夠只顧界別利益，而漠視全港市民的利益。醫學界既然講求專業自主，就必須負上專業責任，包括讓全港市民得到適當的醫療服務。現在醫生人手短缺，衍生了大量問題，醫學界如果無法解決問題，便請聆聽一下我們的意見。其實，我們可借鏡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新加坡模式，他們將全球頂尖的醫學院納入認可名單，讓其畢業生可以免試到新加坡執業，而新加坡已經落實有關制度10多年，從未發生問題，現在依然施行，名單中的醫學院均達世界頂尖水平，其畢業生水平相信不會比香港遜色。如果要有足夠保證，也可以效法新加坡的做法，即是海外醫生要先到公營醫院在監察下行醫，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批准他們私人執業，這樣便可以保證萬無一失。有人說這個建議等於中門大開，但新加坡已向大家證明，這個制度既可擴展，亦可收緊。去年新加坡衞生部宣布，由於當地醫科畢業生人數增加，所以決定削減認可院校的名單，由原本認可的158間醫學院，大幅削減至100間，反映認可名單掌握在政府手上，有需要可以增減，不存在擴展後便無法收回的問題。我們不僅需要聘請海外醫生，更要提供優厚的服務條件。事實上，要吸引海外醫生來港執業毫不容易，世界各地都對醫生有龐大需求，他們在自己國家也不愁沒有工作，為何要來港執業呢？而且，香港社會的矛盾變得相當複雜，要吸引海外醫生，我們應該提供優厚的條件，以及年期十分長的合約等。我相信香港必須解決醫生不足的問題。正如局長剛才指出，香港需要外援，在推進這個目標的時候，我相信局長會遇到很多阻撓，政府必須堅定不移，敢於破除障礙，為市民爭取幸福。

我們現時討論的議員議案，是關於"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機制"。相關話題近數年也曾討論，但此刻提出這項議員議案，恕我直言，我認為議案本身有少許"趁火打劫"的感覺。究竟是"輸血"還是"換血"？輸入所謂非本地培訓醫生，美其名是解決所謂香港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至於這是否事實，我剛才的描述相信大家也聽得清楚了。"本地醫生不足"這句話是否事實呢？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有建制派議員剛才指出，過去似乎很多醫生均有一個所謂的專業壁壘，經常以"香港醫生是專業"為名，實際上是專業上的壟斷，害怕外來醫生的競爭，甚至梁志祥議員剛才說這是"保護主義"。

大家別以為醫生所學的是人體知識，在物理或生物學上也差不多，所以所謂的行醫或護理應該全球通用。

在香港，某些專科成為專科，是因為這個地方出現的一些本土病。換言之，不論是學醫時學習到的知識，以至是所謂的實習，根本是自然生成的一個體系。

關於這個基本的原則，可能會惹來很多反駁，一如考試或之前的改革，但在基本理解上，我認為大家要弄清楚一點，就是指醫生、醫護是"保護主義"，那必然是錯誤的評價。

這些是有源遠流長的醫學史作為基本支持的。因此，第一點，就建制派議員剛才指香港醫護是"保護主義"，從過去所謂的專業壁壘角度或小市民的角度，這似乎是對的，但今時今日作出這樣的評價，我認為並非完全合理，甚至是錯誤的。回到我剛才提出的一個基本現實的問題：香港的醫生是否不足？

這並非絕對數量上的人數不足，或引用不同國家比例上的不足，而是環境太惡劣。

如果引入非本地醫生，但只限制他們在醫管局之下工作，這是可以考慮一下的。這樣就變相令窮人即基層市民享用次等的醫療福利，這點我可以肯定。

那麼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是否能解決公營醫療體系醫生不足的問題呢？因此，我會說這項議案表面上是"輸血"，但如果制度和機制不變，加上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這肯定是"換血"。

那肯定是內地的醫護，所以這是"趁火打劫"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認為鄭松泰議員應該從他的火星返回地球，他絕對可以參考我發言提出的醫生不足的數據。代理主席，最近多個國家的新冠肺炎病例急升，令不少地方的醫護人員和衞生系統逼近崩潰點。回看香港，近月也不止一次聽到有聲音提出，香港醫療系統有崩潰之虞。雖然很幸運，有賴市民普遍抗疫意識高，更得到國家支持建成臨時醫院，並進行大規模社區檢測等，令疫情處於可控範圍，但絕對不能夠鬆懈。為了防止我們的醫療系統一觸即爆，我們必須盡快梳理及有序有效地解決醫療系統的短板，當中包括今天議案涉及的醫生荒問題。代理主席，本港公營醫療體系的醫護人手長年極為緊張，病人輪候診症的時間可以以年計，這個情況絕不理想。即使當局每年都表示會多管齊下改善，但人手荒仍然年年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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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須採用新思維，例如像這項議案所建議，制訂"新機制"來"輸入有經驗及有質素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三年前當局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已作了很多推算，包括指今年2020年本港會缺少約500名醫生，再過多10年，數字會倍增至過千名。有了研究規劃，確實政府有沒有收窄醫生人手短缺預算的差距？抑或只抱着"做得幾多得幾多"的取態？無庸諱言，社會大眾對於政府解決醫護荒的成效很失望。上年度醫院管理局醫生的流失率是5.4%，流失322名全職醫生，累計短缺260名醫生。新增的本地培訓醫生人數根本不足以趕上日益增加的醫療服務需求，而據報道近年通過執業資格試成為註冊醫生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年均數只有40多名，現時亦只有25名非本地培訓醫生以有限度註冊形式在公立醫院服務，可見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助力只是聊勝於無。如果是有心提升醫療服務，醫生荒的情況就更為嚴重。現時本港每1,000人只有約2名醫生，比例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平均3.4名醫生的比例，亦低於新加坡的2.5名。香港如果想追上新加坡，現時已欠缺超過3,000名醫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2年前新加坡相關比例仍然是低於香港的，但在不足10年間已經反勝香港，輸入醫生正是它大力推行的其中一項政策。現時新加坡的海外受訓醫生佔整體醫生人數超過三成，有些先進國家的比例更高，例如新西蘭是42%、挪威是40%、澳洲是33%。就香港來說，如果不計透過1996年以前的免試執業途徑，海外受訓醫生只佔整體醫生的8.6%。代理主席，我在此絕對無意把輸入海外醫生當作"一招了"，可以解決本港的醫生荒問題。事實上，本港醫護人手荒的問題盤根錯節，還牽涉到培訓資源、公私營醫療失衡發展、公營醫院的工作條件及前景、人口老化等問題。這些元素環環相扣又不斷變化。例如10年後，本港85歲以上的"高高齡"人口推算會急速上升，30年後更翻幾番增至80多萬人。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一日千里，現時醫管局病人已可以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跟進診症，亦鼓勵香港的醫生和醫療機構北上發展，亦有更多長者可能選擇到大灣區安老。凡此種種，對於本港醫療軟硬件的規劃都會有重大影響，政府必須全盤考慮，訂出一套靈活而周全的對策，進行改革。至於這些改革，包括一個適切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新機制的具體內容，當局應該按社會整體利益，盡速提出建議，超越過往的紛紛擾擾、小修小補，與醫學界及公眾商討。代理主席，基於上述理由，我支持這項議案，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我非常認同廖長江議員剛才批評鄭松泰議員時說他來自其他星球。他是來自火星的，他真的不知道現在民間疾苦，究竟有多少市民因為輪候公營醫療服務而承受壓力。

所以，其實未雨綢繆，盡早做準備工夫也是合適的。代理主席，我要感謝張宇人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議會可以討論政府是否應盡快制訂新機制和新制度，輸入具有經驗和質素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以紓緩香港現時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不足這嚴重情況。現時全城均在抗疫，疫情仍未"斷尾"，還有很多反彈的跡象。

其實，過去公營醫療體系資源不足，醫護人手持續緊張這問題存在已久，所以我認為討論這項議案是非常需要、及時和具有迫切性。代理主席，我想藉此機會感謝所有在疫情下緊守崗位的醫護人員和醫生。有醫護人員甚至在退休後重投工作，為醫院管理局提供前線的支援服務，亦彰顯了醫者父母心。當然，美中不足的是有個別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為了令政府全面封關而發動醫護罷工。這些不是以病人利益為優先的做法，當然引起很大的批評，亦對緊守崗位的醫護不公平。代理主席，我想指出，無論是討論如何處理疫情，抑或今天有關輸入海外醫生這議題，我們除了要說專業及強調如何維護醫生的專業水準外，我們也要說理性，亦要從病人和市民的利益出發，從而作出理性的選擇。所以，我們既要說專業，亦要說理性，實事求是地解決這問題。代理主席，香港現時的醫療體系究竟面對甚麼問題？問題在於醫生嚴重不足及公私營失衡。

為何香港現時只有這麼少醫生服務市民呢？我想問局長，現時除了不停地等待兩間大學的醫科畢業生入職之外，是否便完全沒有其他辦法？政府能否在短期內減輕香港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適當引入海外醫生其實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法，而正如剛才有同事說，當然不是只用這一招數，但也不能完全不考慮這方法。代理主席，在1996年至2018年期間，香港只有457名海外受訓的醫生，他們要全數通過3部分的考試和實習評核，而他們在2018年全港醫生人數中只佔3%，箇中原因包括執業試的及格率偏低，而且亦有很多限制，例如規定考生來港前曾在海外實習，並對海外受訓醫生施加很多限制，以致缺乏吸引力。所以，社會近年已經有很多聲音希望可以稍為放寬海外醫生來港註冊的機制。所以，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在2019年5月的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由蔣麗芸議員提出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改革海外醫生來港執業的有限度註冊安排。在僱主證明工作表現令人滿意後，即可以容許在醫管局工作不少於5年的有限度註冊醫生，獲得正式註冊的資格，無須在香港通過執業試和實習。

最新的數字是截至2020年7月，本港只有26名非本地培訓醫生以有限度執業註冊形式在醫院工作，即其實是少之又少。

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政府應該盡快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增加本地醫生的供應，包括放寬海外醫生來港註冊的機制，認真研究民建聯的建議，以解決有關的問題。政府亦可參考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也有很多方法吸引海外著名醫學院醫科畢業生。

我先前到日本時也見過很多醫生，對我來說，全部醫生均十分專業，根本不應設定限制，把他們區分得如此清楚或分門別類。其實，如果能夠引入一些醫生，協助解決香港的醫療體系問題，並同時保障香港本地醫生，我認為是應該要做的。所以，代理主席，我支持張宇人議員的原議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宇人議員提出的"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機制"議案。

這項議案是張宇人議員在2019年5月提出的，一年半已經過去，情況未有任何改善，議題至今仍是急需解決的問題。代理主席，事實上，香港並非一直以高門檻對待海外受訓歸來的本地醫生或應聘來港服務的醫生。在有關政策於1996年9月收緊前，指定英聯邦國家的海外受訓醫生可以在香港免試執業。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顯示，單在1990年至1995年期間，香港每年平均從境外引入200名醫生，估計佔2018年年底整體醫生人數的16%。但自從政策收緊後，施加了十分嚴苛的限制條件，在1997年至2018年期間，只有457名海外醫生獲准在香港執業，僅佔2018年年底香港整體醫生供應的3%。根據食物及衞生局的統計數字，在2019年，香港每1,000名人口只有2名醫生。當然，考慮到公私營醫療結構失衡，公立醫院還要提供約九成的住院服務，所以實際情況只會更差。對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最新數據，每1,000名人口的醫生比例，全球平均數是3.5，相比之下，香港不單比不上鄰近國家，例如韓國2.4、日本2.5的水平，更大幅落後於大部分歐洲國家。有人推算，若要追上OECD的每千人口醫生比例的標準，我們最低限度要增加超過1萬名醫生。在OECD成員國中，海外受訓醫生平均佔整體醫生人數約17%，部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海外受訓醫生比例甚至更高，例如新西蘭是42%，挪威是40%，澳洲是33%，英國是28%及美國是25%。顯而易見，香港絕對有條件及有必要放寬海外受訓醫生在本地執業的規定，以紓緩嚴重的人手不足問題。代理主席，作為增加人手供應的方法之一，引入海外醫生應以不降低本地醫療服務質素為原則。香港醫務委員會在2019年制訂新方案，海外醫生來港屬有限度註冊，從事3年有限度註冊工作後仍要考取執業試，豁免實習只可以提供極少誘因，而事實證明，新方案完全欠吸引力。自實行至今，申請及獲審批豁免實習的個案只是單位數，可說是杯水車薪，又怎談得上紓緩公營醫療人手不足呢？不幸的是"屋漏兼逢連夜雨"，香港自反修例運動開始，社會陷入一片混亂，今年年初又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信對於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會帶來負面影響。不少人直接指出，歸根究底，對海外醫生來港註冊影響最深的，是醫生執業試的高門檻。有人擔心門檻下降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關鍵在於，現時的醫生執業試是否唯一可行的把關方法？以新加坡為例，自上世紀70年代推行免試制度，准許選定醫學院的海外受訓醫生透過海外受訓醫生計劃或有條件註冊計劃，到當地工作，前者要在公立醫院服務2年至4年，並通過監督期；後者要求更嚴謹，亦要通過實習認證。新加坡的經驗是，以認可醫學院在醫療培訓的認證，以及監督期或實習認證作質素保證，結果顯示，即使缺乏執業試把關，新加坡依然有效地維持醫療服務的質素。代理主席，新加坡的經驗是否值得我們參考呢？話說回來，要切實解決公營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單是放寬輸入海外醫生的機制，而不改善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只會事倍功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2019年6月發布的民調顯示，有一半受訪者擔心海外醫生在本地成功獲得註冊後，均會轉到私人市場執業，這並非空穴來風。要增加公營醫院的醫生人手，醫院管理、工作環境、待遇等因素環環相扣，應該同時研究改善，才可以停止人才流失。食衞局曾在2017年進行人力需求推算，即使在最佳的情況下，2020年醫生短缺人數仍高達500人，到2030年更會倍增。我們固然不能指望單靠輸入海外醫生便可以解決人手不足問題，政府必須多管齊下，包括大幅增加本地醫科學額；短期而言，社會必須要有共識，增加引入海外醫生以解燃眉之急。在不降低本地醫療服務質素的前提下，必須及時作出反應，放寬引入海外受訓醫生的機制。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代理主席，眾所周知，全球面對新冠疫情衝擊，歐美等地的醫療系統幾乎已完全崩潰。香港在連續3波疫情下，情況亦十分嚴峻，負壓病房曾幾度迫爆，非緊急醫療服務也須暫停，亦因為有員工罷工，令一些醫護人員被迫長時間當值。資源短缺導致公營醫療"爆煲"，凸顯了香港醫護人手不足、輪候時間太長的問題，而香港醫療系統"迫爆"已非一兩天的事情。

眾所周知，香港現時醫護人手短缺的嚴重程度是極具迫切性，有同事剛才表示不覺得具迫切性，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的。要判斷一個社會的醫療系統是否健全，可以參考醫生人口比例。根據食物及衞生局2018年的數字，每1,000人只有2名註冊醫生，這已是兩年前的數字，不知道今時今日的情況有否改善，我希望副局長稍後能夠回答我。回顧10年前的數字是每1,000人只有1.9名醫生，差不多10年後只增加了0.1名。代理主席，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就目前的問題而言，對比其他國家，香港真是大落後，而原因只有一個。代理主席，我們依靠現時政府小修小補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覺得一定要從源頭處理，探討如何增加註冊醫生。代理主席，你聽到剛才的數字也會感到憂慮，因為你也是透過地區選舉進入議會。老實說，醫生與病人的比例失衡，會令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我覺得這是一個老問題，亦是街知巷聞、不用多說的問題。

我希望政府真的要急市民所急，要"接地氣"。因此，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和我一直在立法會不同的委員會要求增加註冊醫生人數，以紓緩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的問題。

老實說，在數年前，相關法案未能在立法會會議上首讀，令我非常失望。不過，我覺得要做到三贏局面，政府便真的要考慮如何輸入一些醫生，此舉能夠在提高質素之餘，亦有助解決現時的深層次問題。

然而，我看到政府可能覺得現時情況理想，沒有甚麼需要改變，但我要提醒政策局的同事，今天問題尚未"爆煲"，但早晚有一天會"爆煲"，只不過屆時擔任這個職位的人是否同一人，抑或已經退休，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他們能夠多想一步，無論是5年或10年的規劃，我覺得都是今天應該要做的。代理主席，我經常說一句話，做事千萬不要"有姿勢，無實際"，政府千萬不要再"嘆慢板"，我認為今時今日的政府必須坐言起行，勇於承擔，以創新思維來處理這些長年累月仍未能解決的問題。既然今天能夠在議事廳討論此事，我希望政府的同事也能夠下定決心，如果業界有意見或不同聲音，便想辦法與他們商議，但最重要的是，政府真的要面對現實，否則這個問題只會令我們的醫療系統，甚至是不同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代理主席，我這番發言語重深長、用心良苦，我要告訴政府，無論結果如何，政府真的要去想辦法。代理主席，最後，我支持張宇人議員的議案，亦希望政府不要再"嘆慢板"，必須繼續做好這項工作。

代理主席，醫療開支每年也佔政府公帑一個相當大的比例，我們把那麼多款項投放至醫療系統，我認為首先要弄清楚我們的目標究竟是甚麼。我們花那麼多錢在醫療系統上，是為了保障市民健康和完善公共醫療，而不是為了某個業界的利益着想。

剛才多位發言的同事已經向大家提供了具體數據，現時若要輪候看公營醫院醫生，特別是專科，輪候時間究竟有多長呢？

可是，翻看我剛才提到的實際數字，由2005年至2019年，其實只是由250人增加至470人，共增加了200多名醫生。因為基數細小，所以可以說成有九成增幅，但我相信代理主席也知道，香港只有兩間醫學院，不論我們如何向它們增撥資源，它們每年可以增加多少名學生，相信大家也心中有數，而接下來，這兩間醫學院究竟可以再為我們額外增加多少名醫生人手？是否足夠滿足香港的醫療需要呢？

在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看到很多公營醫療系統的醫生，特別是中層的醫生轉至私營市場，為甚麼呢？工作條件和環境當然是最主要的因素，因為現時公立醫院的環境實在是惡劣至令人感到可憐。我們回顧在2018年，有314名全職醫生離職，流失率是5.9%，創下10年新高，為何會這樣呢？

所以，如果單靠政府所說的挽留人才及延長退休年齡等措施，成效肯定非常有限。

如果現時的情況持續，由醫生主導的香港醫務委員會掌管醫療人員的決策權，第一，他們本身有明顯的利益衝突；第二，他們所考慮的因素遠遠不是我們所說，以香港整體市民的利益為最重要的考慮。他們曾提出一些所謂改善措施，例如執業資格試由每年舉行一次改為兩次，以及修訂了若干條款，包括皇恩浩蕩地容許有限度註冊醫生的合約期由1年延長至3年，但在過去數年，這些措施究竟有否為我們成功招聘境外醫生來港呢？大家看看現時的有關數字，海外受訓醫生佔香港整體醫生約25%，而在這25%當中，大部分海外受訓醫生均是在1996年前引入的。至於在1997年至2018年期間引入的醫生，按2018年的數字，其實只是佔總數的4%。即是說，政府現時所推行的措施遠遠未能解決目前醫生不足的問題。我希望政府可以處理我剛才所說的核心問題，掌管醫療人員的決策權，令香港可以盡快增加更多醫生人手，特別是在公營醫療系統中服務的人手，以解決現時公營醫療的根本問題。

既然醫生"做到爆"，"做到發怒"，為何我們不幫助他們紓緩問題？醫管局的負責人和政府的負責官員都有責任。我們再站在市民的立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現時眼科要等候3.5年，合理嗎？

你既不敢點頭，又不敢搖頭，我知道你心底裏想甚麼。你是同意我的，但你不敢表態，因為壓力大。莫說你有壓力，甚至我提出法案也收到恐嚇。

我們可以這樣對待市民嗎？

醫生越來越不足，撥款卻越來越多，前年撥款646億元，去年撥款725億元，今年撥款766億元，我不知道明年醫管局又會申請多少撥款。

政府在2009年才開始加大學額，到現在10多年過去，一個專科醫生都未能培訓出來。代理主席，我想大家都記得，早前有位名醫獲得歐洲腫瘤學會頒發"終身成就獎"，他便是莫樹錦醫生，他也不能正式"掛牌"，但他是今天香港醫生之光。

代理主席，首先，今天很高興能夠在議事廳，跟大家討論市民關注的民生事項。過去數月，大家也看到，"拉布"情況令很多市民十分關心的事項也無法處理。事實上，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已經討論多年，很多同事剛才亦已指出這點。在香港，隨着人口老化，我們面臨的挑戰將會更大。首先，我想在此感謝所有抗疫的醫護人員，他們真的十分辛苦，但仍義不容辭照顧病人。代理主席，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平時已達飽和，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看到出現新冠這種重大事件，更是面對更大的挑戰。人口老化的問題亦會影響很多方面，我們預計在2036年，有31%的人口是65歲以上，香港需要更多醫生，但香港醫生的數目，現在只有大約15,000名，與人口的比例是1：500，遠遠無法應付現在社會的醫療需求。另一方面，很多人現在不是"三高"，便是周身痛。世衞亦估計將會出現癌症海嘯。香港現在每年新患上癌症的個案多達3萬多宗，這些病不能一次斷尾，亦會影響身體各方面，需要長時間跟進，市民亦需要身體檢查、接種疫苗等服務，可以預見未來的醫生人手只會更加不足。代理主席，我相信大家也同意，香港是醫生不足的，連護士和其他專業醫護也不夠。不過，問題不僅是如何增加人手那麼簡單。近年，本地醫學院已經增加學額，希望培訓多一些醫生，但培訓需要時間，而且短時間內亦跟不上醫療需求，所以我們確實需要容許海外醫生來港。大家關注的重點，應該是如何確保來港醫生的質素，對社會有幫助。代理主席，我不止一次聽到朋友說，他們認識世界各地很多名醫，包括頂尖醫學院的教授，或是擁有獨門技術、受到國際醫學界認可的名醫，問題在於香港現行的制度，令我們無法邀請他們來香港，不管是一次性或長期。即使他們來到香港替人診症，他們也不可以動手動腳，只可以指導香港的醫生拍檔，自己不能夠落手落腳處理，原因是受到現行註冊制度的限制。

舉例來說，要求一名享譽國際的教授或一些名醫來港時先做1年"新仔"，捱一輪通宵call才獲准在港執業。他們的徒弟、徒孫隨時已經是顧問醫生，而醫學院的教科書有可能部分由他們編撰，他們在國際期刊發表的的論文亦多不勝數，這種安排大家聽起來也覺得十分不合理。代理主席，我們當然十分重視醫生的質素，大家也期望所有醫生是專業和有水平的，讓病人可以放心求診，但現在"一刀切"的做法，只要並非香港醫學院畢業的醫生便需要考試和實習。其實，從頂尖醫學院畢業的醫生的水平，大家也有目共睹，他們願意來港，對香港有好處。

我們應該設法吸引他們前來，政府當局可以選擇某些學院，讓他們以另外一種安排，比較彈性的處理。新加坡的做法同樣相當有彈性，他們已經改為使用更有彈性的方式，包括引入頂尖學位畢業生免試制度，讓合乎資歷的海外醫生可以申請註冊和執業等。另一個經常反對輸入醫生的理由，就是指這些醫生不懂廣東話、行醫習慣不同，我們認同醫患溝通非常重要，但可以用其他方法處理。一如回歸之前，英聯邦醫生已經可以直接來香港行醫，當時又不見有人批評這些醫生欠缺質素或者不懂廣東話。再者，有不少香港人子女在外國讀書，他們也懂廣東話，文化背景跟我們當然相似，這些也不成問題。如果大家擔心醫院環境不同，需要時間適應，我們可以有其他方式讓他們適應，世界各地也有不同方式可以參考。代理主席，我們說得再多，醫療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也不能夠改善，只有落實工作，加快執行才可成事。有人會挑撥中港矛盾，有人會用失實的推測阻撓施政，但醫療問題是刻不容緩的，人會病......

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已經困擾香港多年，亦已討論多時，但一直沒有長遠的解決辦法。今年更要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病來襲，即將亦要面對每年的流感高峰期，對香港來說可算是歷年最大的挑戰。現時全球多個主要城市和國家的醫療系統面臨崩潰，在這個情況下，現在是討論香港如何設法輸入有經驗又有質素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好時機，讓政府聆聽議員的意見之後，及早作出部署和應對。張宇人議員在開場發言時提到，現時香港整體的醫生人數中，少於一半在公營醫療系統工作，但提供了大約90%的住院服務。所以，以往政府曾承認，鑒於香港人口老化趨勢和公營醫療系統已經超出負荷，公營醫院的人手供應不足。但是，食物及衞生局多次在不同會議上也表示，沒有訂立醫療專業人員與人口比例的指標。

如果一旦制訂指標，相信要增加的醫生人手數目會是個很驚人的數字，就會凸顯了政府和食衞局對這個問題的長期不作為。食衞局在2017年發表了《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當時推算到2030年香港會欠缺1,000名醫生。如果今天再做推算，我相信實際的需求會更大。公營醫療系統人手急速流失，流失率在近年亦屢創新高。近年我每次前往公營醫院時，感覺醫生一般比較年青。我並非年齡歧視，但感覺稍為有經驗的醫生很快就會轉職到私營醫療系統。所以，若再不處理公營醫院醫生人手長期不足和短缺的問題，相信會產生十分嚴峻的問題。第一，會有機會出現醫療事故；第二，會令公營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增長。柯創盛議員剛才舉了九龍東的兩個例子，這兩個例子亦是醫院管理局最新的專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最長的兩宗個案。九龍東眼科是174個星期，九龍東內科是145個星期，排名第三的九龍中骨科也要137個星期，病人要等候3年才能見醫生，但診症只花數分鐘。長期輪候的最終受害者，一定是普羅市民。我知道政府近年已經致力增加本地醫科畢業生的數目，但遠水真的難以救近火，因為培訓一位醫生需要6至13年時間，即使醫療系統全數吸納所有新畢業生，相信只夠填補退休的醫生數目，而不能應付急速增長的醫療需求。所以，我認同引入海外受訓的醫生，可以即時紓緩人手短缺和改善醫療服務的質素。再者，同時輸入有經驗和有質素的海外醫生，亦可以令醫療人手更多元化，促進醫學經驗交流。

過去每次提到要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業，一定會有醫生團體極力反對。我很希望政府這次可以拿出勇氣，用事實和數據回應他們。

政府應該接納議案提出的建議，盡快制訂新機制，輸入有經驗及有質素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我希望政府和香港醫務委員會採取更開放的態度，檢視和改革現有海外醫生的註冊制度，徹底解決香港醫療系統人手不足的問題，令香港的醫療制度更趨完善。我絕對支持這項議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宇人議員的議案。我認為，議案的建議不但有望紓緩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不足，解決市民看病難、輪候時間過長的難題，還有望提升香港公營醫療服務的整體質素。對於這項令病人以至全港市民受惠的議案，我是全力支持的。事實勝於雄辯，公立醫院醫生不足導致的問題，早已浮現。只要曾經使用過公立醫院服務的市民都知道，到公立醫院看急症，最少要等候三四小時，才可以見到醫生。如果遇到流感高峰期，更要輪候10小時以上，而專科門診、內科及眼科診症的輪候時間，更為嚴峻。根據醫院管理局公布的數字，截至今年6月30日，九龍東聯網眼科新症的輪候時間，冠絕全港，最長可達172星期，即約3.5年。這些數據令人觸目驚心。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但是，市民生病時去看急症要等候數小時，看專科甚至要等候數年。

增加公立醫院的醫生人數，縮短病人輪候的時間，已是政府不能迴避的問題。增加公立醫院的醫生人數，方法無非兩個：第一，加強培訓本地醫生；第二，輸入有經驗及有質素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前者無疑是遠水不能救近火，要解決患者的燃眉之急，輸入有經驗及有質素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是目前唯一的選擇。不過，眾所周知，要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絕非易事，尤其是獲賦予權力處理本港執業醫生註冊的香港醫務委員會，一直持極保守的態度，予人"醫醫相衞"、"專業霸道"的明顯印象。我無意在此批評醫委會，我只希望香港的醫者都能有一顆"父母心"。我想他們知道，醫生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地位，並不是因為他們高薪厚職，而是因為醫生有救死扶傷的醫德，這才是醫生這份職業崇高的地方。因此，我希望醫委會將來檢視是否輸入海外醫生時，不要總是將個人利益放在首位，不要為了保着自己的"金飯碗"，便無視病人長時間輪候的苦況，更不要動輒質疑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專業水平、含沙射影地攻擊非本地培訓醫生不懂英語。畢竟，這種行為是十分狹隘自私的。我相信，只有將病人及市民的福祉放在首位的醫生，最終才會贏得社會的尊重。代理主席，很多人將公立醫院醫生不足、病人候診時間過長的問題，全部歸咎於醫委會。但是，我認為問題的根源是政府卸責避難。畢竟，公立醫院候診時間長，已是香港的陳年舊病。但多年來，政府對此一直束手無策，任由醫委會主宰整個公營醫療服務。即使明知醫委會將行業利益凌駕於公眾利益上，政府最多只是說一句"遺憾失望"便了事，從來沒有積極尋求解決的方法，簡直好像怕了醫委會一樣，實在令人失望。代理主席，民生無小事，與市民生老病死息息相關的事情，政府不應袖手旁觀。我希望政府處理公立醫院候診時間過長的問題上，不要懼怕任何保護主義及專業霸權，而是能夠真正做到迎難而上，積極採取有效的措施，以縮短病人的候診時間，切切實實地維護香港市民的權益。

代理主席，香港人均醫生比例在先進地區之中偏低是有原因的，許多國家需要較多醫生，是因為幅員廣闊，很多人口稀疏的鄉郊和偏遠地區，仍然需要一定數量的醫生。

但是，反觀香港的情況，一幢公共屋邨或私人樓宇已有千多二千名住客，一個屋邨有8至10幢大廈，可想而知人口密集情況多嚴重。現時公共屋邨的醫生比例是2至3名醫生，照顧整個屋邨的需要。根據政府的房屋統計數字，2018年香港接近45%人口居於公共屋邨。一直以來，屋邨醫生為基層市民提供基層醫療服務，因為以前房屋署所管理的公共屋邨鋪位是為了提供居民日常所需，不是為了賺錢，租金因而相對便宜，令屋邨醫生的診金可以便宜一點。但是，自從回歸後，香港政府實行公共資產私有化，現在大部分屋邨商場售予私人發展商或大公司，令租金越來越昂貴，甚至乎不租給醫生。很多屋邨醫生負擔不起昂貴租金而被迫結業，令公屋居民失去了相對便宜的基層醫療服務，長者要到較遠的地方看醫生，這方面與人均醫生比例無關，是政策的問題。

第二，有議員提到公營醫院的醫生很辛苦，這點我同意，公營醫院的工作很辛苦，我會以"爆"和"怒"字形容。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怒"字是與我有關，因為我未加入立法會前，我以"怒"字來表達訴求，因為當時立法會調整公務員和公營機構薪酬時，故意忽略醫院管理局，沒有相應地調整我們的薪酬，我們認為是制度上出現問題。所以，當時我站出來表示制度上出現問題，政府沒有履行一貫的做法，當時的"怒"就是因為這樣。我同意辯論可以各自表達立場，但所引用的例子必須準確。此外，長期超負荷的公立醫院亦曾拒絕聘請醫科畢業生，有一段時間表示人手過剩，甚至有聲音要求兩大醫學院削減學位。當時是回歸初期，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經濟差影響政府庫房收入，時任醫管局總裁楊永強表明，政府減少醫療撥款，資源不足，不能夠吸納所有醫科畢業生，我正值這個時候畢業，親歷當時的奇景。現在再一次發生難以預計的情況，冠狀病毒疫情打擊全球和香港經濟，香港將會出現赤字，需要緊縮開支。雖然政府在我和袁國勇教授建議下，設立了100億元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但基金只能夠令醫療服務在短期內不受減少撥款影響。

至於輸入非本地培訓的醫生，其實現在已有機制處理，包括免試的有限度註冊制度及執業資格試。我想再一次澄清，海外醫生要通過考試和實習才可以正式註冊或獲取專業資格並非香港獨有，外國的做法相同，反映以考試評定醫生是否合乎水平是國際接受、公平合理的制度，與保護主義扯不上任何關係。例如，張宇人議員委託立法會秘書處進行的《新加坡和澳洲的海外受訓醫生引入政策》研究，第2頁列出6個有輸入海外醫生的國家，當中加拿大、英國及美國和香港一樣，必須通過考試。的確，香港在1996年前與英聯邦國家的醫學院有資格互認制度，大部分非本地培訓的醫生透過這個制度引入。

新加坡認可103所外國醫學院，但當中只有4所中國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和交通大學，而香港不可以這樣做。所以，我想說的是，現在社會嚴重撕裂，政治和經濟前景不明朗，移民潮再現，如何改善香港環境，挽留本地人才為市民服務，才是更重要的事。

代理主席，我們終於可以處理議員議案，就大家很關心的議題進行辯論。

如果要比得上新加坡，香港便要增加3,000名醫生。

當時政府採納了張宇人議員的私人法案，改為政府法案，並作出改善。

及後，有關條例草案在2018年獲得通過，令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數目得以增加。

根據政府在2017年所做的規劃報告，到了2030年已欠1,000名醫生，即使現時開始增加培訓醫生，屆時是否可以追回1,000名醫生呢？因此，我們要用多管齊下的方法增加醫生。大量培訓本地醫生是必要的，另外還要有一個完善的機制，令我們可以引入外地培訓醫生；第三，是如何令一些退休醫生在退休後重新聘用。我們要用不同的方法增加醫生的供應，這樣才能確保公營醫療系統可以為市民提供適切的服務。

政府要有一個完善機制引入外地培訓醫生，必定不能影響現時本地培訓醫生的晉升機會。換言之，輸入的醫生主要做臨床工作，為病人提供服務，而不會影響本地醫生的明確晉升機會及晉升階梯。這樣做才可以既為病人提供服務，又保障本地醫生有一個很明確的晉升階梯。現時公立醫院醫生工作"做到死"，如果有外地培訓醫生提供協助，便可以減低本地培訓醫生的工作壓力，兼令市民獲得良好的服務。因此，我們認為政府無需考慮其他，單單看當局2017年的報告，即2030年會欠1,000名醫生，然後就此做工夫，多管齊下增加醫生的供應。

代理主席，我真的沒想到在今時今日的立法會裏，竟然還有議員夠膽質疑香港是否有醫生不足的問題，鄭松泰議員剛才說香港有足夠醫生，所以廖長江議員說他來自火星，說得真對。此外，陳沛然議員說自己是醫生，他指不可以引入海外醫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回歸後，已取消引入英聯邦醫生，現在若要引入海外醫生，便不可以只引入英聯邦醫生，因為不能排除中國國內的醫生。

我真的覺得匪夷所思。

很多市民在病發之初已希望能及早治療，這樣不但可以減低醫療負擔，亦可以改善生活質素，防止病情惡化，甚至可以救命，但他們卻要一直等待，不是等待幾個月，而是幾年。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正是醫生人手不足。

醫院管理局的管理當然可以改善，但根本的問題是醫生人手不足，這是有數據證明的。很多議員也提到，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標準，每1,000名人口應該有多少名醫生？香港只有1.9，但南韓和新加坡有2.3，日本有2.4，澳洲則有3.6。

培訓醫生當然是好事，增加多些名額亦然，但能否追得上香港人口老化的需要呢？

所以，我今天當然非常支持張宇人議員的議案，我們必須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機制，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民建聯一直也是朝着這方向前進，我們認為政府應盡快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以增加本地醫生的供應，例如放寬海外醫生來港註冊的機制、優化醫管局重聘退休員工的計劃，以及研究興建第三間本地醫學院等，這些全部都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最重要是，為解決燃眉之急，要盡快引入和吸引更多海外專科醫生及合資格的醫生來港。

我們希望在現時有限度註冊的制度下，容許在醫管局工作不少於5年——即已經做了5年專科醫生——並得到僱主證明工作表現滿意的醫生，可以免試正式註冊成為醫生。我們聽到很多海外專科醫生不願來港的原因，首先，他們已經當了專科醫生多年，來港後卻要在醫管局作有限度註冊，更倒過頭來要考基準試，有沒有搞錯？

醫委會經常談及專業自主，究竟是專業自主，還是專業霸權或保護主意？所以，我認為政府現在若要消除民怨，為人民的福祉着想，特首和官員不要再迴避此事，應該取回主導權，制訂一項新機制，修改法例，盡快引入合資格的海外專科醫生來港，以滿足我們今天所需，不要再"揸頸就命"，任由這些醫生拿香港人的性命作賭注，這是我們的要求。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首先，我很感謝張宇人議員提出"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機制"議案。這不是張宇人議員第一次提出類似議案，很多香港市民多年來都聽到張議員就此議題鍥而不捨，剛開始提出這項議題時，可能有人以為他針對專業醫生，到了近年已有改變。例如今天的會議廳裏，很多議員都很憤怒，表達很多意見，因為他們接觸到的很多市民對香港的醫療非常不滿。

我相信醫生不足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其實永遠是供應和需求的問題。

香港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如果你想找這位市民，我可以向你介紹。

這是否醫生的問題呢？

陳沛然醫生剛才說，我們有很多醫生，只是政府不收而已，我聽完感到莫名其妙，很驚訝。

我有位朋友，是一名漁民，居於長洲，他兩個膝蓋也不妥，輪候了3年其中一個膝蓋才能接受手術，然後要再輪候3年才做另一個膝蓋的手術，接着他就離世。

他們在此爭取他們的政治利益，這便是他們最大的前提，而這亦延伸至香港的醫療系統，包括上次的政治罷工，對嗎？因此，延至今天，大家對內地醫療水平的問題仍是一知半解，屬於非常片面的程度。

然而，懂得說普通話的人，又或是說其他地區方言而不懂英語的人又有多少呢？從這方面來看，內地人才來港也有優勢。

其實，每年也有很多從內地來港的市民需要這部分的服務。

何俊賢議員，請立即停止發言。

主席，關於香港醫療人手是否足夠這個問題，我相信在不同時間有不同說法，不同官員或不同人士也有不同說法。以局長為例，當我跟她討論南丫島地勢偏遠，當地居民在有需要時缺乏醫護人員協助，因此希望當局在南丫島開設一間24小時診所時，局長便答覆說醫護人手不足。當有醫護人員想組織罷工或發起工業行動時，他們又說"做死人"，指責人手不夠。可是，今天，當張宇人提出議案，要求輸入海外醫生或境外醫生來港紓緩香港醫療人手的問題時，他們又否認香港醫生人手不足。其實，在不同時候，官員或不同代表也會講不同的說話，對於醫療人手是否缺乏、究竟應否輸入人手，這件事有如幻覺，他們只會按情況說他們想說的話。可是，當中有數項事實是局長或醫院管理局必須面對的。如果香港醫療人手足夠，請問在牙科服務中，為何公營醫療只能為市民剝牙，而不可為他們鑲牙或補牙呢？

因此，我希望局長告訴我們，現時輪候時間長是由於醫療人手不足，還是醫管局的效率太低呢？如果是醫管局效率低的話，我曾在2019年6月5日於本會動議一項改革醫管局的議案，為何政府隔了一年也不願意做呢？截至目前，沒有人願意承認香港醫療人手是否足夠，所以我希望局長回答我們，究竟醫療人手的情況為何，以及她打算如何處理。

就是要到2022年，即在明年才可以完成6年的全科培訓，而如果要等他們完成專科便要等到2029年。

我們再看新加坡，他們在2004年因應人口老化啟動了一項計劃，就人口老化問題想辦法。在2004年設立委員會後，在2006年便立即提出新政策，就着人口老化調整一些政策，包括增加醫護培訓及病床數目、吸納海外醫生，同時提出支援活躍老人的措施，現時已經準備就緒了。別人在2003年開始做，在2006年已經有政策，現在已經準備就緒。與香港相比，新加坡的醫療體系的容量正在不斷擴充，以回應人口老化，而他們亦要面對醫護新一輪的退休潮。在2009年，香港人口較新加坡多40%，而香港當時的醫生數目較新加坡多60%，但時至今日，我們人口仍然較新加坡多30%，但我們的醫生人手已經不及新加坡。

面對香港人口老化，以及醫生人手不足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政府今時今日只表示會興建更多院舍。可是，對於醫院增加病床後，醫生究竟從何來的問題，我未見政府有任何實質措施。因此，我認為張宇人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相當值得政府參考，亦希望大家可以協助香港渡過老年期的發展。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感謝張宇人議員動議這項"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機制"的議案。

首先，我在此表揚公立醫院內的大部分醫生，他們十分敬業樂業，為香港市民提供一流的醫療服務。我有一位同事最近擺街站時遭受襲擊，他前往公立醫院求診，醫院的服務非常好，一切支援相當理想，但最不理想的是甚麼呢？

張宇人議員指出過往很多例子，香港的醫生是否有保護主義，變成排擠外來的醫生呢？

事實上，人手是不足的。第二，政府無故把權力拱手相讓，為何自己有權也不去做，只是交給醫務委員會呢？如果醫委會能夠寬鬆處理，不要設立那麼多關卡，在打開大門之後，仍保留很多中門未開，在打開中門之後，後面又有很多小門還未打開，這些一層一層的關卡，根本只是人為障礙。

主席，我首先感謝張宇人議員動議原議案。社會上的確有殷切的訴求，希望本港能夠輸入更多具經驗和具質素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以紓緩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不足的情況，並有效應付本港人口老化所引致的醫療服務需求；而且，社會認為現行的有限度註冊制度成效不大。本人謹此申報，我是現任醫院管理局的成員，但並沒有金錢利益，我的任期其實至今個月底便滿6年，將要卸任。主席，正所謂人命關天，醫療是非常重要的民生議題，因此，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一直非常關注如何提升香港的醫療衞生水平。事實上，廣大市民對衞生健康的要求日益提高，而有關議題不但牽涉疾病治療和醫院服務，同時亦包括促進健康、預防疾病、平衡資源分配及醫療系統可持續發展等。為此，經民聯在2018年10月成立了衞生健康事務委員會，成員涵蓋多個醫療衞生界別，專責探討和研究相關醫療衞生的政策，以便向當局提出改善的建議。該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已經向特區政府提交9項重點建議，包括加強醫療機構的公私營合作、提高自願醫保計劃的吸引力、完善藥物費用資助機制、培訓更多本地醫療專業人員，以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醫療衞生合作等。主席，現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大約維持在每年15,000個，因而限制了醫療專業的資助學額。為此，經民聯衞生健康事務委員會建議政府增加整體的資助學額，培訓更多社會有急切需求的本地專業人才。因應未來的醫療人手需求，除了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恆常化和增加名額外，政府還應進一步檢討和擴大計劃涵蓋的醫療專業範疇和學額，以回應社會對增加醫護人手的訴求。不過，由於培訓醫療專業人員並非朝夕之事，單靠增加公帑資助的培訓學額，並不足以解決醫療專業人手不足的問題。本港過去大半年飽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苦，醫療專業人手不足的問題更顯迫在眉睫。我相信在座各位同事記憶猶新，第三波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發以來，香港大部分社會經濟活動均大受影響。

主席，我們固然要促請特區政府增加投放資源，積極培訓本地醫護人才。然而，單靠本地培訓人才，可能遠遠未能滿足實際需要，一旦碰到大型的疫情爆發，醫護人才短缺的問題便會變得份外明顯。今次兩地醫護人員以抗疫為先，以廣大市民的健康為念，通力合作，盡心盡力，不但有助找出社區的隱性患者，切斷病毒的傳播鏈，亦為日後疫症防控提供重要的資料和經驗。主席，特區政府一方面要盡快研究及制訂新機制，更彈性地輸入具經驗和具質素的非本地培訓醫護專才，例如在外攻讀醫科並獲得專業資格的港人子女。除了醫生外，政府亦應考慮引入醫務化驗師等相關專才，以紓緩公營醫療系統醫護人手不足的情況。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應該積極推動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並擴展醫療衞生合作。事實上，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在醫療產業方面各有優勢，整體醫療水平長期處於國際一流水平。內地較強調中西醫結合，兩地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加上將來有更多港人選擇到內地定居或安老，因此政府應該積極爭取和協助港人在大灣區開辦醫院、健康安老中心和進行醫療培訓，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醫療專業發展。政府亦應該將醫療券使用範圍擴展至大灣區珠三角城市的醫院或診所，並且完善跨境救護車服務，為北上生活港人提供更周全的保障。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宇人議員"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機制"的議案。去年5月9日，我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指出，香港醫務委員會在罵聲中通過了引入海外醫生方案，但那次只是慘勝。我形容方案為"只是輸血，但沒有止血"。

去年4月12日，我也曾經指出，改革醫委會是重中之重，不可以容許"醫醫相衞"，損害公眾利益。

在醫護界中，我只經常聽到醫護界人手不足；在抗疫防疫期間，更有醫護人員根本不理民生死活，因為政治原因也好，怕自己出事也好，堅持罷工。其實，在這次抗疫防疫中，醫護界真是有得有失。有些醫護人員獲得更高的尊重，他們願意持開放態度，與內地檢測機構合作，並且建議香港應採用更廉宜的方式，與內地一同鑽研，令市民可以更容易負擔，無須支付昂貴的費用進行檢測。但是，亦有醫護人員，特別是一些所謂"醫生代表"，表示自己不懂普通話，並不主張這種溝通。

其實，我覺得這樣甚為可惜。因此，在考試及面試方面，我希望醫生對自己的行業持開放態度，因為一定要增聘人手，但我們的醫學院又能否提供足夠人手？我們訓練出來的醫科畢業生又會否隨時因為政治原因而罷工？現在市民真是如"驚弓之鳥"。這個時候是最好的切入點。所謂非本地醫護人員，我認為除了海外，包括美國及其他國家能符合香港醫學標準和條件外，內地也有非常優秀的醫護人員。

但是，亦有害群之馬影響了市民對他們的印象。因此，我認為香港在培訓方面，除了兩間醫學院外，應該考慮開設第三間醫學院，甚至利用大灣區的優勢，在那裏進行中西醫結合，大量栽培人才。那裏亦有更多病人，可以提供更多實習的病例，讓實習生獲取充分的經驗。

其實，他們已經是現有的優秀人才，不應要求他們完成所有考試，才可以成為本地執業註冊醫生。

隨着全球化，現時在疫情下，需要的是世界級的合作。香港也要承認，我們只有700萬人口，即使我們的病人可以提供病例，也可能完全及不上內地10多億人口。再加上美國及鄰近還有很多東南亞國家其實同樣有優秀的人才願意來香港工作，我們應該大力支持。所以，我絕對希望香港的醫護界能吸納海外人才，特別是醫生，護士亦然。

病人最需要的，是醫生的專業及水平。最後，我認為現在香港應該走向全民強制檢測，而我相信醫護界會是一個阻力。

主席，我感謝24位發言的同事，我們終於可以在議會認真討論民生議題。

其實，我覺得他是在火上加油、見死不救、草菅人命。醫護人手不足是不爭的事實，但老實說，現在大家都看到，他只是不斷把民生問題政治化。

主席，我希望政府認真聆聽我們同事的發言，不要一直重提舊有一套的做法來回應。多謝大家支持我動議的議案。

陸頌雄議員動議的"紓緩道路交通擠塞"議案。陳恒鑌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陸頌雄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陳恒鑌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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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陸頌雄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題是"紓緩道路交通擠塞"。大家也知道，香港是一個人口非常稠密的城市，與其他大城市一樣，空間和時間也非常寶貴，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奢侈。大家也知道，香港地少但人多車多，居住空間非常狹窄。大家的"蝸居"也很狹小，家中有一個房間已是非常難得。上班時亦要面對交通擠塞，每天要經歷的交通擠塞又壓縮了我們的時間，特別是居於新界西和新界北的"打工仔"，很多時候要前往市區上班，每天來回動輒也需要2小時甚至3小時。時間減少了，令生活節奏急速的城市人的時間更加不夠，時間變得非常寶貴。

本質上，本港的交通擠塞問題正正是一個就業問題。當然，我的工作比較特別，我是自己選擇來金鐘開會服務市民。然而，很多市民都希望在本區就業，但由於本區沒有合適的職位，便只能長途跋涉跨區工作。由於大部分商業大廈也集中在港島區和九龍區，特別是九龍東的觀塘區，所以，每天上下班的高峰時間，交通便一定水泄不通，有的只是"小塞"和"大塞"的分別，交通擠塞是必然的。

觀塘果然是眾望所歸，奪得第一名，原因便是交通擠塞。

到了下班時分，觀塘的巴士站更出現"人等巴士、巴士又等人"的現象，塞上加塞的情況無限循環。特別在炎夏或日曬雨淋的時候，上班的朋友等候巴士時真的十分辛苦，我希望局長有時間可以親自落區看看，即使被街坊或工友罵兩句也沒法子，因為實在難以忍受，局長可以去看看該區的實際情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何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區內沒甚麼就業機會呢？特別是元朗和天水圍的情況很有趣，那裏一幢商業大廈也沒有，現時僅有的工業區提供少許就業機會，但為數不多，導致市民經常要前往市區上班。雖然香港現時全部地區都可說是市區，但即使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本港的就業職位仍然停留在傳統的市區，即九龍和香港島。因此，在未來規劃上，政府一定要做到原區就業。

例如政府最近把設於灣仔海旁3座政府大樓的部門分別遷往其他地方辦工，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說到城市規劃，本港道路佔土地只有3.7%，與新加坡的12%相比，真的相差很遠。

所以，這也與"帆哥"有關，我希望在發展交通的同時，土地的發展也一定要跟上。政府應加快土地開拓，增加道路，形成一個合理的城市規劃布局，令人流和車流有更平均的流動，這樣才可以減少擠塞。第二個重點是盡快落實《鐵路發展策略2014》內的建議。今年已經是2020年，我想問局長，就2014年的鐵路發展策略，他的功課做得怎樣？

北環綫提出了20年，現時仍未提出具體計劃，說完又說，居民望穿秋水。

我們都知道，香港過去很多問題都被政治化，基建被妖魔化和抹黑，令很多民生工程都困難重重。但是，部門和政府官員有時又真的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實在不值得支持。結果令這數年的鐵路發展非常緩慢，與鄰近地方相比，深圳的速度當然很厲害。在2004年，深圳只有兩條地鐵線，分別是1號線，由世界之窗到羅湖，以及4號線，由福民到少年宮。在2020年，深圳已經有11條線。根據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對香港、深圳和新加坡的鐵路發展作出的比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2015年批出深圳市城市軌道第三期的建設規劃調整方案，深圳市規劃有8個鐵路項目，鐵路的建設期為2015年至2020年。除了深圳地鐵3號線第三期被取消外，其他鐵路在今年內全部完成，真的十分迅速，值得我們效法。

這樣的速度，如何能夠紓緩路面的擠塞呢？可是，對於我們的意見，政府要不表示會採納，於是我們在地區便說成功爭取興建鐵路，但原來政府說的只是研究而已，後續工作不知會在何時開始；要不政府便完全不接納我們的意見，例如我們差不多提出了二十多三十年的屯門至荃灣鐵路，以及建議政府研究發展第二條南北走廊，即俗稱的東鐵二綫，以及小西灣延綫和九龍東過山綫，都是希望紓緩各區的交通擠塞。尤其是九龍東過山綫，我知道雖然局方表示技術上是困難的，但也應該迎難而上，因為未來在安達臣道石礦場一帶的房屋發展，將會是未來的人口增長重點，山上欠缺大型的交通配套，現時也只是依賴小巴和巴士接駁，日後將會對九龍東造成影響，特別是觀塘，在安達臣道石礦場的樓宇完工和入伙後，如果沒有鐵路配套，觀塘的交通將會更為擠塞。第三個大問題是泊車難的問題。大家也知道，香港泊車位嚴重不足，18區都不足夠，而九龍東的情況又是特別嚴重，經常看到違泊，甚至是double park或triple park的情況。過去12年，汽車增長44%，但車位的增長只有12%，汽車泊車位比例僅僅是1：1。

所以，在這情況下，便有人胡亂泊車，導致市區出現很嚴重的擠塞情況。所以，我希望政府未來在新建的公共大廈或新屋邨多發展地下泊車位，又或在現時的公園善用空間，興建一些地下的泊車位。在私人發展項目中，批地條款應要求發展商提供足夠的公眾泊位，以大幅增加泊車位數目，減少違泊行為，令道路暢通。我亦希望政府提供誘因，無論是鼓勵發展商或政府自己帶頭做也好，興建一些智能和自動化的多層或地下停車場，設法增加泊車位。最終政府也要修改《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確保有適當的車位供應，回應社會的需要，而不是因噎廢食，擔心汽車過多而減少提供泊車位，否則只會導致四處都是違泊車輛和交通擠塞。第四個重點是希望政府提供更多交通費優惠和補貼。我知道局長稍後一定會說香港有九成人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看他沾沾自喜了，但可否比九成更多呢？我們應該精益求精。其中一個做法便是令交通費便宜點，以吸引市民乘搭。我亦希望在隧道收費方面更為合理，以減少可能導致的擠塞情況。政府應降低現時公共交通費補貼計劃的門檻，以及成立票價穩定基金，以爭取更多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從而減少因地面有過多車輛，特別是過多私家車行走而導致擠塞的情況。我會留少許時間回應各位議員的意見。

主席，經翻查資料後發現，這項議案原應去年6月討論，積壓了足足一年，現在才能在立法會會議上討論，反映過去數年，立法會不斷出現"拉布"阻礙，議會受嚴重干擾，令很多民生問題一拖再拖。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回復理性討論，我感到非常高興。我今天提出修正案，並不是反對陸頌雄議員的議案，而是希望透過我的修訂，補充和豐富有關措施，以及提出民建聯的倡議。因此，民建聯支持原議案。就道路擠塞的老大難問題，過去一段時間也有不同的說法，綜合而言基本上有3方面。

舉例來說，政府剛於今天宣布落實青嶼幹線豁免收費，這個做法相當好，我們早年已作爭取，去年的施政報告才答應落實，今年便推行這個做法。

所以，我認為要處理好現時隧道擠塞的問題，調整收費或者索性取消收費是一個好做法。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早日引入電子收費系統，同時應該適當地取消某些地區的收費，順便便利市民。事實上，香港大部分隧道也是早年興建，收了這麼多年錢，應該取消收費，讓市民減輕出入的成本。

局長剛才私下提到香港有九成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但最大的問題不是有九成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而是有九成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後，香港仍然擠塞。原因不是市民堅持要開車，現已有九成多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比例難以再提高，主要原因是香港車輛的增長與道路的增長不成比例。在2003年，香港大概有52萬部車輛，2017年有76萬部，增幅是46%，年增長是3%。車輛數目在2019年進一步增加至79萬部，僅私家車已有56萬部。

數字遠低於香港每年的車輛增長率，道路無法配合車輛的增長。

再者，關於修改《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我在本會曾提出一項議案，議案通過後，2014年曾作出修訂，此後便一直也再沒有修改。我希望政府可以就香港市民的最新情況，妥善作出有關修訂。

主席，首先，我感謝陸頌雄議員就"紓緩道路交通擠塞"提出的議案，以及陳恒鑌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交通擠塞向來是全球各個大城市共同面對的難題，香港亦不例外。香港地少人多，路面空間非常有限，我們難以靠不斷興建道路來解決交通擠塞問題。政府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運輸政策，透過完善交通網絡規劃、改善運輸基礎設施、擴展和改善公共交通系統，以至優化各項交通管理措施等工作，保持客貨運輸流暢。事實上，根據凱諦思顧問公司最新的"可持續城市交通指數"，香港位列全球之冠。研究中指出，香港既有完善的地下鐵路網絡，同時擁有巴士、小巴、電車、的士和渡輪等各種高效價廉的交通工具，每天為九成市民出行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務，使香港成為全球汽車依賴度最低的城市之一。此外，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於2014年11月進行的一項研究指出，香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比率為研究所涵蓋的27個城市中最高。環顧其他大城市，首爾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比率約七成，新加坡六成，東京五成，倫敦及紐約則只有三成。從上述研究可見，香港交通網絡的便捷程度處於世界前列。鑒於香港的路面空間極為有限，為了減少在路面行駛的車輛數目，政府運輸政策的核心是以公共交通為本，以鐵路為骨幹。就此，政府分別在2000年及2014年公布了《鐵路發展策略2000》和《鐵路發展策略2014》，為新鐵路項目作完善規劃，以回應運輸需求和配合新發展區的需要。當所有《鐵路發展策略2014》項目完成後，鐵路網絡總長度會超逾300公里，並預計會覆蓋全港約75%人口居住的地區和約85%的就業機會。擴展鐵路網絡亦將會支持新發展區及其他新發展項目，促進地區的活化、發展和經濟活動，並且有助市民縮短行程時間，令市民往來香港各處更為輕鬆、便捷。

現時，香港道路的總長度已超過2,100多公里，道路網絡十分發達，為更完備的公共交通配套奠下堅實的基礎，便利市民使用各式公共交通工具到達港、九和新界各區。政府在2017年6月完成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確立了公共交通系統賴以成功的要素，並建議了超過60項措施優化公共交通布局。這些措施有助確保市民可享用高效、便捷和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務。為吸引更多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並減輕公共交通開支較高的市民的交通費負擔，政府於去年1月1日推出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若市民每月的公共交通開支超出400元，便可領取補貼。

計劃自推出以來，運作暢順，亦廣受社會大眾歡迎，市民普遍認為計劃有助紓緩交通費的壓力。截至2020年10月，計劃所涉及的補貼總額超過35億元，平均每月約200萬名市民受惠。此外，為紓緩專營巴士的加價壓力，政府已修訂法例，自去年2月17日起，豁免各專營巴士營辦商繳交7條政府收費隧道和青馬及青沙管制區的隧道費和使用費。各個專營巴士營辦商已設立其專用的基金帳目，存入所節省的隧道費和使用費，以減低市民日後所需承受的加價幅度。事實上，基金的紓緩作用已降低乘客在去年年初城巴，即香港島及過海巴士網絡，以及新巴的車費調整中所需承擔的車費加幅。至於港鐵方面，政府會繼續為市民把關，要求港鐵公司按機制調整票價之餘，亦適切回應市民的訴求，為市民提供更多乘車優惠。舉例而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港鐵公司由今年7月1日起計的6個月內，為使用八達通的乘客提供"程程八折"等優惠。至於陳恒鑌議員就積極推行公共交通工具優先使用道路的建議，運輸署已在合適的道路上設立巴士專線和巴士專用入口，令巴士乘客得到更大程度的便捷。此外，運輸署於去年推出"請讓巴士"的巴士友善交通措施，鼓勵駕駛者讓巴士更容易地駛出巴士站至鄰近行車線。至於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政府亦設置了的士上落客點，並在交通情況可行下放寬部分禁止停車限制，讓的士及專線小巴使用，以方便他們營運及提升服務質素。我們期望透過上述措施，鼓勵市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以減少在繁忙時間出現交通擠塞的情況。由於香港的路面空間始終有限，除了擴展和改善公共交通系統外，政府會繼續按部就班推行交通諮詢委員會在《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中提出的一系列短、中及長期建議，更有效使用路面空間，紓緩交通擠塞。在泊車位方面，我們理解市民，尤其是駕駛人士，對泊車位供應的關注，亦期望政府可以增加泊車位供應。政府目前提供泊車位的政策，是優先考慮及配合商用車輛的泊車需求，並在整體發展容許的情況下同時提供適量的私家車泊車位，但不鼓勵慣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轉用私家車，以免增加路面交通的負荷。政府正採取一系列措施，以適度增加泊車位供應，包括在合適的路旁劃設夜間泊車位，以及按照"一地多用"的原則在合適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和公共休憩用地項目中加設公眾泊車位等。運輸署亦正積極推展6個自動泊車系統先導項目，以期在興建、營運和管理不同種類的自動泊車系統，以及相關財務安排等方面積累經驗作適時檢討，以備日後可在政府和私人公眾停車場推廣應用。陸頌雄議員在原議案中提出在主要公共運輸交匯處提供泊車轉乘優惠，陳恒鑌議員亦有特別提出，這亦是交諮會報告的其中一項建議。正如我在開首時提到，政府主要的運輸政策是以公共交通為主，以鐵路為骨幹。在這前提下，政府支持在合適的鐵路站或鄰近地點提供泊車轉乘設施，鼓勵駕駛人士停泊車輛後轉乘鐵路，減少車輛駛進道路交通擠塞的地區。目前，全港有24個停車場提供泊車轉乘優惠，其中9個由房屋署及港鐵公司管理，5個由私人公司管理，10個則由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提供合共約1萬個泊車位。政府會繼續要求港鐵公司推廣其現有泊車轉乘設施，並研究在鄰近港鐵站的一些尚未提供泊車轉乘優惠的停車場提供轉乘優惠。儘管政府會在可行情況下增加泊車位供應，但我必須指出，持續增加泊車位數目以追趕汽車增長的步伐，並不是合理或可持續的做法。我們必須實施適當的交通管理措施，以控制路面上的車輛數目，而收取隧道費正是其中一項有效的交通管理措施。與此同時，在交通情況許可下，本屆政府會設法減輕市民、公共交通營辦商及運輸業界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和管制區的開支。隨着屯門―赤鱲角隧道及將軍澳―藍田隧道將會相繼落成啟用，往來大嶼山和將軍澳的交通將會得以分流，亦為豁免有關隧道收費提供契機。行政長官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當屯門―赤鱲角隧道通車時，政府將會豁免使用新隧道和青嶼幹線的收費；而當將軍澳―藍田隧道啟用時，新隧道和將軍澳隧道亦會豁免收費。因應屯門―赤鱲角隧道將於今年12月27日通車，我們將於下星期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生效日期公告，使青嶼幹線可於今年12月27日午夜起豁免收費。至於其他政府隧道和青沙管制區的收費水平，政府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建議研究按"擠塞徵費"的理念，全面檢討並重新制訂所有政府收費隧道的收費水平。"擠塞徵費"是按交通管理的需要，適度增減車輛收費以調節交通流量，合理分布隧道交通，紓緩交通擠塞，便利市民出行。運輸署已於去年7月開展"擠塞徵費"研究，並會因應各項相關因素，適時就建議的收費方案和收費調整機制諮詢持份者。為減少市民對機動交通工具的依賴，政府致力推動"香港好.易行"，創造行人友善環境，鼓勵市民"安步當車"。為此，運輸署已在去年9月完成"提升香港易行度研究"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並預計在今年年底完成"提升香港易行度顧問研究"所建議在中環和深水埗兩個試點地區的首批短期行人改善項目，並制訂提升香港易行度的整體策略。此外，政府正就積極推展現時的上坡地區自動扶梯和升降機系統建議項目，以提升上坡地區的易達性，利便市民出行。除了步行外，政府亦致力推動"單車友善"環境，包括改善現有單車徑和單車停泊設施，以期鼓勵市民在新市鎮及新發展區以單車代步，特別是作為公共交通的"首程"及"尾程"接駁。由於電動可移動工具的科技發展迅速，運輸署亦正研究有關工具的最新發展情況、在香港的使用狀況，以及是否適合在香港使用作短途代步用途等議題。我們已於今年6月就電動可移動工具的建議規管架構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並將由2020年12月起分階段於科學園和將軍澳進行實地試驗。視乎實地試驗的評估結果及持份者的意見，政府有意透過更新法例，一方面為電動可移動工具制訂妥善的規管架構，另一方面便利個人出行的新科技。此外，政府會繼續善用大數據及創新科技，提供實時數據，方便市民出行和計劃行程。為推動"智慧出行"，運輸署已於2018年7月推出"香港出行易"綜合流動應用程式，方便市民更快捷地搜尋不同出行方式的路線、行程時間及交通費用等資訊，以節省市民出行所需時間。截至今年10月底，"香港出行易"的累計下載次數超過224萬次。現時"香港出行易"已透過直接或連結方式提供專營巴士、電車及港鐵機場快綫、東涌綫、將軍澳綫及西鐵綫的實時到站時間及車務狀況資訊。在小巴方面，運輸署計劃由今年年底起，分階段在全港約3,300部專線小巴安裝全球定位裝置及進行實地測試，預計可於今年12月開始透過"香港出行易"發放已安裝定位裝置的專線小巴實時到站資訊。相關數據亦會以機器可讀格式透過政府的"資料一線通"網站data.gov.hk發布給公眾免費使用。同時，政府一直推動公共交通營辦商開放其運輸數據，上述港鐵線的實時到站數據、所有重鐵列車服務狀況，以及城巴、新巴和新嶼巴的實時到站資訊已於去年8月起，以機器可閱讀格式透過政府"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我們亦明白社會期望政府發放更多空置泊車位資訊，以方便駕駛者，以及減少車輛在路面兜圈尋找泊車位而產生的交通流量。運輸署一直鼓勵其他政府部門及非政府停車場營辦商經"香港出行易"和"資料一線通"，向公眾發放其轄下停車場空置泊車位的資訊和數據。截至今年10月底，經"香港出行易"發放空置泊車位資訊的政府及非政府公眾停車場數目，已由2018年年中的216個增加至今年10月底的400個。此外，於今年年底起分階段安裝的新一代路旁停車收費錶亦配備車位感應器，以提供實時路旁空置泊車位資訊。陸頌雄議員的原議案建議政府在進行城市設計及規劃時，逐步將重要的商貿發展區轉移至其他地區。政府一直致力提供商業用地和樓面，以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地位。透過新發展區同時供應房屋和經濟用地，讓居所與職位分布以至香港的整體空間發展模式更趨平衡，將有助分散車流量，減低道路交通負荷。政府亦正全力落實東涌新市鎮擴展、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廈村等新發展區。在應付房屋需求外，此等新發展區亦會供應經濟用地，推動經濟發展及提供大量多元化就業機會，改善職住平衡，亦拉近就業與居所之間距離。當中，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位處新界西北的策略性位置，與天水圍、屯門和元朗緊密連繫，將成為新界西北的區域經濟樞紐。當各項設施，包括辦公室、酒店、零售、創新科技、現代物流、現代工業，以及"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全面發展後，可創造約15萬個就業機會。至於東涌新市鎮擴展和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當中預留的經濟和相關用地將創造合共超過8萬個職位。代理主席，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道路網絡對客貨運輸至為重要。我們必定會繼續不遺餘力，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以應對這個課題所帶來的挑戰。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並會在議會內小心聆聽各位議員的意見後，再作回應。

代理主席，交通擠塞是每個大城市也會面對的問題，可以說是大都市的富貴病，我暫時未見過有一個國際級城市可以完全解決這問題。

我們要求政府做這做那，十分容易，但副作用由誰承擔呢？

另外也要計算成本效益，如果要使用極高成本才可換來少許得益，又是否應該做呢？例如興建中九龍幹線，要在油麻地的高架公路加設隔音屏障，替3伙住戶把噪音降低1分貝，花了納稅人6億元，我至今仍感到氣憤，如此花費公帑，我也不知道究竟為何？我前往新加坡考察交通管理時，其部長指出choice和efficiency永遠也是對立的，我相信局長對此也有共鳴。在香港有很多選擇，因此效率一定低。

同步規劃新發展區及其鐵路配套是一個重點，過往規劃部分新發展區時，因為特區政府未有同時考慮交通配套，令區內出現嚴重交通問題，於是再急就章興建鐵路，但興建鐵路卻要限時限刻，接着出現超支，工程質素又下降。

局長，港鐵列車服務過去多次嚴重延誤皆因信號系統老舊所致，港鐵公司應定期提升信號系統至最新版本。

最後，對於公共交通費減免，我十分贊成，但必須有轉乘站。

代理主席，我很高興立法會今天可以就香港的交通問題進行辯論。過去一兩年，社會好像除了政治，便沒有其他問題。事實上，社會有很多民生問題需要解決。好像今天我們在此辯論的交通擠塞問題，已經困擾社會很長時間。議會不應再磋跎歲月，而應該返回正軌，為市民解決各種民生問題。交通擠塞一直困擾香港多年，政府雖然不斷開闢鐵路，興建新的公路，但擠塞問題未見解決，每逢上學下課、上下班的繁忙時間，主要幹道例必塞車。一旦大時大節、惡劣天氣情況下，一些主要幹道擠塞一兩小時是極為平常。各位議員今天提出不少精闢見解，我不想重複，我只想聚焦說一說私家車的問題。全港目前約有80萬輛領牌車輛，當中有57萬輛是私家車，即所有車輛中七成是私家車，比例相當高。雖然不是每位車主每天也會駕駛私家車，但私家車數目眾多，只要部分駕駛者每天駕駛，便會令交通十分擠塞。因此，很多國家為了減少私家車在道路行走，想出很多不同方法，包括車牌單雙號行車限制及汽車共乘等。我相信，香港既然要發展成智慧城市，便應該就這些新興方法進行研究。在香港實行車牌單雙號行車，我相信這方法不可行，但汽車共乘確實值得我們研究。汽車共乘的概念在外國早已經存在，近年在內地亦漸漸盛行。概念很簡單，假設有3名車主每天也駕車上班，如果政府提出一些誘因，鼓勵3名車主一起乘坐同一輛車，馬路上3輛車變成1輛車，從而減低塞車的機會。我覺得這個方法值得研究。我們日常看見馬路上很多私家車，但車裏大多只有一兩名乘客。香港如果能夠推動汽車共乘，可能可以解決塞車問題。事實上，有研究指出，大規模的汽車共乘可以有效減少私家車的閒置座位，更有效利用資源，減少購車需要，亦能抑制道路上車輛數目的增長，促進交通節能減排。

但是，可以肯定，要鼓勵市民共享汽車，其實世界各地有很多經驗，大家可以參考。中國內地及美國有很多城市已推行汽車共乘，它們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在中國內地，江蘇無錫在2014年開始推出共乘專用車道，之後濟南、深圳及成都亦陸續推出。專用車道只是讓公車、載有2人或3人以上的私家車或貨車使用，情況有點像香港的巴士專線。為防止有人濫用，內地城市採用高科技的監察技術，例如紅外熱能技術識別乘車人數、車牌識別科技等。在美國的華盛頓州設有高乘載車道，連接主要的住宅區與就業區，專供載有2人或3人以上共乘汽車使用。研究顯示，高乘載車道確實可以鼓勵上班人士採用汽車共乘。西雅圖更推出共乘汽車專用的路邊停車位，以相宜價錢供鄰近工作地點的人士使用，載客量越多的車輛越優先。綜合而言，推動汽車共乘的城市通常會提供專用車道，部分更提供專用停車位，以鼓勵市民共乘汽車，當然亦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廣宣傳，而有關城市均取得良好效果。我認為基於解決交通擠塞及空氣污染問題，香港應該深入研究這個方法。我今天提出這項建議，只是拋磚引玉，希望大家可以思考這個新方向，用新思維來解決問題。

代理主席，交通運輸是一個城市的命脈，一個完善的交通系統，可以快捷、方便地將人員及貨物帶到各個地方，促進社會的發展。但由於交通擠塞，香港道路的平均車速持續下降，在中環部分街道的車速更低至時速5公里，大約等於1名成年人的正常步速，可見交通擠塞的問題相當嚴重，不容忽視。我感謝陸頌雄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探討香港的交通問題。現時，香港的交通政策，主要是依照1997年展開的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的研究結果而制訂。無可否認，這項研究對香港過去的交通發展有重大貢獻。但是，23年過去，政府沒有再為全港運輸政策作出全面性檢討。雖然政府在2017年曾經進行《公共交通策略研究》，為各種公共交通工具的角色定位稍為進行檢視，但這項研究基本上只是延續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的研究結果。然而，在這段時間，社會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特別是國家近年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與內地的交流日益密切。深圳灣、蓮塘/香園圍口岸、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多項跨境基建項目相繼開通，而下月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通車後，屯門居民到機場只需10分鐘，然後便可以接駁港珠澳大橋到內地。今天，香港市民對跨境運輸的需求與23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我同意原議案提出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的建議，重新探討香港的交通規劃，兼顧大灣區建設及香港的交通情況，以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另一方面，我亦想談談新界的交通問題。現今的香港人口結構及分布與20年前已大為不同。特別是新界的人口迅速增長，由1990年代中期的290萬增至現時的380萬，估計到2028年更會升至438萬，佔香港的人口比例超過一半。而且，大部分新界居民均未能原區就業，需要跨區工作，對新界往返市區的公共交通及道路構成巨大壓力。港鐵東鐵綫及西鐵綫在繁忙時間的載客量已經接近飽和，東鐵綫達90%，西鐵綫更高達101%。當日後元朗南、洪水橋、錦田南及粉嶺北等發展項目落成後，區內的交通需求只會有增無減。東、西鐵綫顯然已經不能消化未來的乘客量，加強新界連接市區的交通基建設施有急切的需要，而鐵路具有載客量高、碳排放低、不需要佔用路面等優點，利用鐵路分流乘客是一個可取的方案。以新界西為例，政府曾經研究興建屯門至荃灣沿海鐵路，但因為造價高及沿線人口不足，缺乏成本效益，最終被剔除於《鐵路發展策略2014》外。但事實上，現時青山公路及屯門公路的交通已經非常繁忙，繁忙時間塞車一兩小時也是家常便飯。故此，社會上一直有聲音要求興建屯荃鐵路，以改善新界西南對外的交通連接。隨着掃管笏多個住宅項目陸續入伙，亦有多間小學、國際學校及專上學院進駐——代理主席，我首先申報我是掃管笏的哈羅香港國際學校校董會主席——新界西南沿海一帶的人口已經有顯著增長，相信對鐵路運輸有一定的需求。我認為政府有需要重新考慮興建屯荃鐵路，日後屯門居民的交通需求便可以分流至屯荃鐵路，而洪水橋及元朗的居民可以利用西鐵出行，減低現時西鐵的負荷。在道路運輸方面，原議案提出"研究劃一現時三條陸上隧道及三條過海隧道的收費，以分散車流量"。這項建議，我認為是可行的。在目前疫情及經濟環境下，我認為政府可以做到更多，例如豁免新界6條隧道的收費，補貼營辦商的營運成本，以紓緩加價壓力，減少市民的日常生活開支。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陸頌雄議員的原議案及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也支持陸頌雄議員的原議案。由於時間關係，我只想向局長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當初很多人也不明白為何運輸及房屋的事務要交由同一個政策局負責，我現在越來越明白箇中的重要性，因為如果興建房屋而不能夠解決交通運輸的問題，便無法改善市民生活，而且在推動房屋項目時亦會受到很大阻力。再者，由於政府找不到土地，當政府不斷在已經十分擠塞的地方繼續興建公屋或賣地興建私人樓宇，只會令新界東西的交通擠塞問題越趨嚴重。

坪輋村村民認為711個單位會帶來1,000至2,000人口，對社區造成極大影響，村內交通工具主要靠52K小巴和79K巴士，上下班時間也要排長龍。港鐵粉嶺站52K小巴站經常排長龍，市民在繁忙時間最少要等30分鐘才能夠上車。

這個白石站是非常有需要的，因為那裏不斷有新樓盤銷售，將來交通是一個十分大的問題。屯馬綫開通後也幫不了屯門南的居民，屯馬綫根本無法幫助解決錦上、天水圍、西鐵綫的擠迫情況。如果局長告訴新界西居民，待政府填好人工島後，正如"田二少"所說，屆時將會有新的鐵路經過海底，再經過人工島，一直接駁到中環，但二三十年後，那些市民已經"迫死"了。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陸頌雄議員的原議案，以及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局長，我特意製作這幅圖供局長看，這並非合成圖，是現時九龍東的日與夜。

我今天想從數方面與局長討論這問題。第一，基建與現實脫節；第二，以鐵路為主要出行方式的政策；第三，泊車位；第四，控制車輛登記。我相信局長也知道，運輸及房屋局轄下有土木工程拓展署、運輸署及房屋署，但這些部門給我的感覺很多時候是"左手打右手"，甚至未能做到"運房一家親"。

此外，將軍澳─藍田隧道和T2主幹路的落成日期未能配合實際情況，將藍隧道在2021年年底落成，而T2主幹路則在2026年完成。我告訴局長，屆時也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但塞車的情況每天依舊。

如能興建東九龍綫，能有效紓緩山上的居民，包括秀茂坪、四順、安達邨和藍田居民的出行。

局長，政府是否應藉現時市中心重建，進行一些優化的工作？

此外，就泊車位方面，局長，我一直推動"一地多用"，希望不同政府物業可以更有效用作泊車用途，以解決路面的交通擠塞問題。

我非常欣賞陳健波議員剛才的發言，他提出了很多可行的建議供政府考慮。但是，如果不在源頭上妥善控制車輛的登記，車輛數目每天增加，只會令問題與日俱增，根本無法解決現時塞車的問題。代理主席，我想指出，如果我們想有效改善交通擠塞，運房局肩負很重要的任務。我希望他們真的能夠多想一些辦法，高姿態地告訴市民，政府有決心、有能力以新思維解決問題。代理主席，我重申，我今天支持陸頌雄議員的原議案，以及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我亦希望局長能夠就剛才議員的發言，給予我們一點希望。雖然我們沒有水晶球，看不到將來會如何，但我希望當局能有長遠規劃，讓每件事可以逐步到位，實現我們的夢想。多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陸頌雄議員的"紓緩道路交通擠塞"原議案，以及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代理主席，大家都記得，一星期前，局長也在席，我們剛剛完成審議，通過《2019年道路交通法例條例草案》，當時亦有討論如何增加智能收費錶、泊車位等建議，以紓緩交通擠塞。陸頌雄議員說得對，交通擠塞的問題真的涉及很多方面，例如規劃、政策的落實、如何好好使用集體運輸，以及城市道路的設計規劃和鐵路發展，很多方面都是有關係的，要從大畫面來審視；還有如何利用現時的科技，令更多人使用公共交通等。

香港是一個有750萬人口的城市，交通運輸涉及整個香港的城市規劃和面貌，而且市民每天也會出行，希望政府會有全盤的策略和規劃。

政府的數據顯示，由2003年至2019年，汽車的數目由52萬輛足足增加了四成至五成，很多人也喜歡買車。以中環核心區為例，全年每日交通流量由46萬架次增至2017年的50萬架次。

雖然之前很多人在家工作，情況好像稍為改善，但現時紅隧同樣擠塞得十分離譜，與柯創盛議員所說的東區或觀塘的情況一樣，觀塘道也是擠塞得十分離譜。我記得我去年以"關注深水埗交通大聯盟"的名義公布了10個違泊黑點，這些黑點現在故態復萌，又再出現胡亂泊車的情況，雙行甚至三行泊車。當然，我希望政府會加強票控，另外，針對一些特別過分的情況，局長要責成交通部處理。在一些路口位，有些人真的很過分，把汽車停泊在那裏，不知道隨後的大型汽車將不能駛過，導致整條道路擠塞；有些人則把汽車停泊在巴士站，令巴士要繞路而行，同樣導致道路擠塞，亦令人感到氣憤。代理主席，香港與內地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有很多道路管制，亦限制新車輛的登記數量。放諸四海，交通運輸策略的前提當然是鼓勵市民出行盡量使用集體運輸工具。但是，坦白說，我們也明白市民有時候有不同的需要，駕駛真的可能會更方便，所以，政府要全盤考慮。我們建議當局應該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全面檢視各種交通工具的定位和角色，並擴展道路的基建設施，作好規劃，這才是皇道。代理主席，民建聯過去就運輸研究提出了很多建議，亦有不少更新，希望可以改善道路情況。說回一開始提及的公共交通，便必定要談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票價，港鐵公司的票價調整機制真的對市民影響甚大。

另一個題目是三隧分流。之前局方提交了三隧分流方案，但我們當時並非完全贊同，因為我們認為這方法加重了路面的壓力。但是，我們並非鐵板一塊，究竟可否採用"不同時段，不同收費"等，其實仍有空間討論，希望可以再作研究和討論。但是，最好當然是多建造一條，即第四條過海隧道，我們認為可以早點鋪排和考慮。代理主席，解決道路擠塞的方案涉及很多方面，我再說一說關於泊車位的問題，因為泊車位的供應在九龍西區是最緊張的。我想再與局長商談究竟如何可以增加更多泊車位。

九龍城交通嚴重擠塞，我們提出李基紀念醫局能否搬遷，在九龍城街市旁邊興建停車場，同樣沒有下文。可否說說究竟如何可以增加更多車位？我還想談談智能停車場。局長，我仍然很擔心，現時智能停車場的發展進度極度緩慢，希望局方稍後會詳細解釋，究竟是否因為造價昂貴，還是局方根本不想做那麼多工作？可否想辦法做得更好？最後，我同意一些同事所說，在鐵路旁邊多物色地方作泊車轉乘用途的停車場，有助減輕交通壓力。不過，無論如何，我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代理主席，過去10年，本港車輛登記數目每天平均增加3%，遠高於全港道路總長度只有不足1%的增長，可行駛的道路未能配合車輛的增長，導致本港的道路交通擠塞問題越趨嚴重。政府在紓緩道路交通擠塞方面的工作令人失望，香港成為塞車之城，無疑大大增加市民的出行時間。如果時間是金錢，香港人每天便因浪費時間在塞車之上而損失不少金錢。由於塞車為香港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經濟成本及環保成本，政府不能不正視。近年，私家車數目增加，除了因為新發展市鎮人口增加及區內的交通服務未能滿足市民需求，導致市民寧願買車代步，但我不得不藉此機會表達，私家車數目增加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打擊"白牌車"欠缺力度，令車主心存僥幸，利用其私家車從事非法載客取酬的違法活動，有多次被發現安排以沒有出租許可證的私家車接載市民的召車平台，更豪言他們在市場上有14,000名活躍司機。若政府能夠果斷地取締這些"白牌車"，道路上最低限度可以減少1萬多輛車行走。若這1萬多輛"白牌車"等同的士般運作，實際在道路增加的車輛數目是數以十萬計。代理主席，私家車一直被指是造成塞車的元兇，因為私家車的登記數目在過去10年快速增長，每年平均增長率為3.8%。政府曾透過增加車輛首次登記稅及牌照年費，藉此增加養車成本以減低私家車數目增長，但只是短暫收效。至於限制泊車位供應，最終私家車數目仍然有增無減，泊車位不足，反而加劇商用車輛的泊車問題，亦增加車輛在路上繞圈尋找泊位及違泊，導致道路交通擠塞的問題越趨嚴重。易志明議員在上星期審議有關新一代路旁停車收費錶的法案時提到，現時全港有近80萬部車輛，但泊車位的數量遠低於車輛的數目。在泊車位不足下，政府還先後拆卸兩個位於中環美利道及尖沙咀中間道的多層停車場，而位於油麻地的多層停車場亦正分階段停止使用，令區內泊車位不足的問題加劇。為減少車輛在路上繞圈尋找泊位及違泊，政府應鼓勵私營停車場營辦商開放空置泊車位的實時資訊，提升泊車位使用的效率，多方面增加泊車位的供應，包括推出更多"專地專用"的臨時商用停車場，加快開闢可供商用車輛在晚上停泊的路旁泊車位，全面允許小巴於晚上停泊在小巴站內，以及讓學童保姆車在晚上停放於相關學校內。除此之外，當局應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強化公共交通工具的接駁，提高易達度。因此，自由黨建議政府應考慮設"公交專線"，放寬的士及小巴的上落客點。其次，當局要設置更多泊車轉乘設施，讓市民停泊車輛於市區以外的停車場，再轉乘公交到達目的地，減輕市中心的道路負荷。為紓緩交通擠塞的問題，政府正展開擠塞徵費的研究，讓載客率較高的車輛在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及道路時享有優惠收費，希望有關優惠收費能同時讓具經濟貢獻的貨車受惠。

主席，我首先感謝陸頌雄議員今天提出"紓緩道路交通擠塞"的議案，以及陳恒鑌議員提出修正案。主席，關於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的問題，我認為歸因於特區政府對於處理道路的安排，時至今日依然是抱持着"有人才會建路"的態度。大家想想這個概念，當政府有大型發展，建造了很多房屋後，基本上政府要待有人遷入後，看到有人流及需求，才會建造適當的道路或鐵路配套。但如此一來，往往會造成市民最終要受苦。相反，應該是"有路才有人"，因為政府應該打通所有交通配套，先預備好，然後才讓市民遷入，這樣便可免卻居民承受交通擠塞之苦。我覺得問題的癥結在此。

不過，由我以前擔任區議員至今，我不斷問及東涌東站，即是因應東涌東填海區的人口增加而興建的一個港鐵站，究竟何時才會建成呢？是在2029年。大家計算一下，2024年將有數萬人遷入這個新地區，還未計算持續增加的人口，但要到2029年，相隔足足5年，那個港鐵站才會出現。那些新增的人口或原本的人口增長，便要一直等待，"等到頸都長"也等不到那個港鐵站落成，試問他們怎會感到滿意呢？為何政府的思維一定是要有足夠的人口，才會去做某件事呢？相反，政府應該先處理好交通配套，待設施齊全後，才讓市民遷到那裏，其實這樣做才對。

不過，這樣仍然未足夠，由新界西接駁到市區的交通始終不足夠。其實我們也曾向局長建議，例如應否興建一條由屯門至荃灣的所謂"屯荃鐵路"，他也聽過我們說了很多次吧。其實這是可行的，我們亦有向他提供方案，但在政府的角度而言，他們又可能覺得沒有足夠的人流，或者他們經評估後認為不適合，於是沒有推行。相反，當局卻就中部水域人工島制訂了整個鐵路配套安排，但今天很多同事亦說過，這也要等到人工島落成，然後才會有鐵路。老實說，這樣又會令現時那些居民"等到頸都長"。

但很可惜，我聽不到政府有適當的回應，看看局長今天會否帶些好消息給我吧，我真的希望他能夠做到這些比較簡單的事情。

即使他們的數字正確，是否代表不可以多做一步，讓市民有多些選擇，或者做得更好，讓大家可以舒服一點呢？

最後，我亦想說，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即將通車，我亦曾多次向局長表示，我擔心迴旋處的設計有問題，相反方向的車輛可能會造成擠塞或構成安全問題，我希望他會密切留意此事。此外，皇珠路稍後亦有機會出現擠塞，我希望他會認真考慮將它擴闊，以處理這個情況，並且有一些後備方案，以解決屯門的交通擠塞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陸頌雄議員的原議案和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我剛才聽到很多同事說，基本上，每個香港人都遇過塞車之苦。但是，有些同事將塞車的原因歸咎於私家車數目多、很多人駕車出行。

新界居民每天搭車，要麼就"迫車"，要麼就等不到車，而如果駕車，就只有塞車一條路。這是新界區居民的寫照。特別是，特區政府在新界區發展很多新發展區及公共屋邨，而如果市民想居住環境較舒適，也會選擇新界區的丁屋。

我每天都受吐露港公路塞車之苦，相信閣下也一樣。你有否想過如何解決吐露港的塞車問題？

第二，葉劉淑儀議員剛才也提到，現在科學園有很多新建的私人屋苑，面對很大交通壓力。當區居民及科學園上班族的交通問題都需要解決。

政府甚麼建議也不採納，被人指責解決不到塞車問題，這是一個死局。

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們現正討論"紓緩道路交通擠塞"的議案。道路交通擠塞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問題，道路交通擠塞、公共交通系統超負荷、交通意外數字、候車時間長短，甚至租金和樓價昂貴等，是在整體上環環相扣的問題。

道路交通擠塞當然關乎交通、道路、行車的設計，但其實整體稱之為城市規劃。

居住在新界東的街坊會知道，整個沙田的發展，是在1970年代中至1980年代，沿着瀝源，即城門河，一級一級地興建公共房屋，中間有一個中空位置，是一幅休憩用地，以及把工業區慢慢擴展。說到交通擠塞的問題，現在的沙田當然情況嚴峻，但大家了解昔日的沙田並非如此，因為沙田的道路基本上全部類近井字型或口字型設計，四通八達，當中尤以一條東鐵或兩至三條隧道貫穿。換言之，在城市規劃上，今日說到所謂交通擠塞，其實當年特別是新界西的街坊十分羨慕，為何1970年代中至1980年代......他是時任沙田政務專員，其最大政績便是當年對沙田的規劃。

有多少愛情故事在屯門公路上發生呢？新界西的街坊一定知道，這其實是社會的整體耗損。

局長，我說得比較直接，這是因為香港政府壓根兒放棄了香港的城市規劃，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的特區政府根本失去了"香港地"的執政意志。

因此，要紓緩道路交通擠塞的問題，這必然是一個政治問題。究竟香港政府會否重拾香港這個地方的城市規劃，還是其責任只是服侍大灣區、大深圳的發展呢？

主席，很感謝陸頌雄議員今天提出這項"紓緩道路交通擠塞"的議案。主席，我們很久已沒有機會討論議員議案，我可謂感受殊深，特別是大家看着有誰按下這個"要求發言"按鈕，原來我們已經很久沒試過這樣。現在回復正常狀態，故此要特別珍惜這個可以討論議員所關心的重大民生議題的機會。交通擠塞當然是香港社會的痛。政府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一地多用"原則，在未來5年會提供至少1,500個公眾泊車位，選址大多數是人流比較稀疏的政府用地。然而，運輸署轄下的政府停車場泊車位數目，卻由2004年的6,871個減少至今年的3,191個，泊車位數目的減幅高達46%。原則上，2018年的施政報告只建議增加1,500個泊車位，但如果要"找數"，便無法解決泊車位不足的問題。

因此，如果單靠沒有規劃地減少泊車位，香港的道路便會出現很大問題，因為市場始終有此需求，汽車數量沒有減少，但泊車位減少，為數不少的車輛被迫四處停泊，市民又要橫過馬路，令可供行車的道路越來越窄。最近我在周末駕車外出，道路真是狹窄到不得了，當然會擠塞，因為道路根本不暢順。

因此，長遠而言，一定要有更好的規劃，而在規劃增建房屋或進行重建時，一定要包括足夠的泊車空間。故此，我同意鄭松泰議員剛才提出的部分意見，政府現時沒有規劃，例如建議在這裏進行舊區重建，卻要求接棒的發展商全部興建地下停車場，否則便沒有車位。

我只是大膽道出問題而已，我現在只是從方向提出建議，究竟三隧該如何處理，或可否學習其他地方的做法呢？最後，我又要拿出這張"出世紙"，那時候我剛成為九龍西選區的議員，我早已向政府提出，希望善用水上交通——我差不多每次選舉的政綱都會提及這一點——以紓緩陸路交通擠塞的問題，尤其是從去年的"黑暴"事件中可以看到，陸路全被堵塞。

不要只局限於服務遊客，而應該服務本地的需要。主席，我謹此陳辭。